主席，我動議二讀《專營的士服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建立新的規管制度，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出和管理專營權，以設立專營的士服務。近年市民對的士服務多所詬病，同時對較高質素且具備"網約"特色的個人化點對點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日見殷切。為此，政府在2017年6月完成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下全面檢視了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的需求，並建議應雙管齊下以提升服務。一方面，政府會繼續致力改善現有普通的士的服務質素及經營環境；另一方面，政府建議推出專營的士以回應社會上對服務質素較佳而具備"網約"特色的個人化點對點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政府建議以試驗計劃推出600輛專營的士，透過公開招標批出3個專營權，每個專營權可營運200輛專營的士提供專營的士服務。專營權為期5年，不可轉讓及不能續期。就此，《條例草案》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向註冊公司批予專營的士服務的專營權，並可施加專營權條款。《條例草案》亦訂明專營權的有效期不得超過5年，以及指明在某一時間，用以提供專營的士服務的專營的士的總數，不得超過600輛。在決定專營的士的數目時，我們小心考慮到在試驗計劃下服務需求存在不確定性、的士業界的關注，以及專營的士對普通的士業務發展的影響。我們亦顧及每支車隊須有一定規模以服務乘客及維持營運效率，同時須維持專營的士市場的良性競爭，因此3個專營權的數目是合適的。專營的士的特色是以專營權模式營運，政府可在專營權條款清晰訂明服務水平，並為車輛類型、車廂設施、"網約"安排、安全要求、司機培訓、客戶服務及投訴處理等定下服務標準。當中包括要求車隊中必須有至少五成為可供輪椅上落的車輛、最低車價及車齡限制的要求、營辦商必須提供具召喚服務的手機應用程式、專營的士須設有全球定位系統、USB充電設施、免費Wi-Fi，並提供最少一種電子支付方式等等。透過專營權制度，營辦商可集中管理其車隊及司機的服務質素，政府可通過專營權條款監督營辦商的表現。在這方面，《條例草案》賦權運輸署署長，若營辦商沒有遵從本條例、任何根據本條例所作的指示或要求，或並非依循其專營權提供專營的士服務，則可向該營辦商施加經濟罰則。在專營期下重犯相同性質的違規可被施加較重的經濟罰則。情況嚴重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根據《條例草案》所授予的權力暫停或撤銷其專營權。這安排有助政府監管營辦商的服務，以長期確保專營的士服務的質素。至於收費方面，我們建議專營的士採用與現時普通的士相似的收費結構，分別為落旗、跳錶及其他收費，而整體收費水平應較普通的士高約五成。在決定專營的士服務的合適收費水平時，我們除了考慮市民的接受程度，亦顧及到須向營辦商提供足夠和合理誘因，使他們能夠在較高的營運成本下長期維持高質素的服務。此外，為普通的士與專營的士訂立明確的收費差距，使兩者各自有更清晰的市場定位，同樣重要。《條例草案》的附表載有專營的士服務的收費結構，待《條例草案》通過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藉命令修訂附表，指明確實的收費。政府曾於2015年11月、2016年6月及2017年4月就推出專營的士的建議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其間，政府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多次與的士業界團體、工會及其他持份者溝通，聽取意見。社會亦普遍支持政府推出專營的士。我們留意到部分的士業界擔憂專營的士會對普通的士行業帶來衝擊，認為即使要推行專營的士，亦只應透過讓部分普通的士牌照轉換成專營的士經營權先行先試，而非就新專營權進行招標。然而，考慮到公開競爭的原則，我們認為此訴求等同封閉市場，並不可取。事實上，現有的士營辦商亦可投標申請專營的士專營權，而具備在香港營運普通的士及其他公共交通服務經驗的投標者，其申請將會獲得較高分數。此外，我們注意到業界擔心推出600輛專營的士可能加劇現時的士司機短缺的問題。在這方面，即將推出的600輛專營的士只佔現時全港18,000多輛的士的約3%，而全港現時有約21萬人持有的士駕駛執照，當中估計約5萬人為現職司機，相信引入專營的士對現有的士的人手情況不會構成很大影響。我們在評審專營的士專營權的申請時，會向擬與其司機維持僱傭關係的申請者給予較高分數，鼓勵營辦商加強對司機勞工權益的保障，從而為司機帶來較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以助吸引新人入行。我必須在此強調，引入專營的士的目的並非為了取締普通的士，而是與普通的士服務相輔相成，兩者日後在公共交通系統中的角色定位各有不同。

專營的士的數目不會太多，為市民提供普通的士以外的另一選擇，以滿足社會上對服務質素較佳、收費較高並具備"網約"特色的個人化點對點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除了剛才提及的內容，《條例草案》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專營的士服務的相關事宜訂立規例，包括營辦商的責任、司機及乘客的行為，以及相關罪行及罰則等。《條例草案》亦賦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修訂該等規例。有關規例須待主體法例獲通過後才會制定。此外，《條例草案》會對其他成文法則作出相關及相應修訂。《條例草案》的詳細建議，已載述於今年4月17日向立法會發出的參考資料摘要。我們懇切期望《條例草案》能得到立法會的支持，並早日獲得通過，讓市民可早日選用專營的士服務。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對醫療衞生及市政服務等重要的民生議題提出寶貴的意見。在公共醫療服務方面，政府自2018-2019年度起以每3年為一周期，按照人口增長比例和人口結構的變動，逐步遞增給醫院管理局的經常撥款。

我想在這裏重點介紹一些大家比較關注的措施。首先，人手措施方面，醫管局會利用增撥的7億元經常撥款，推行措施以提高士氣和挽留人才。其中，醫管局已通過由4月1日起增加醫生候召補償定額酬金和將新入職與現職病人服務助理、運作助理及行政助理的薪酬增加8%。醫管局亦會繼續就醫生、護士和專職醫療人員推行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至於其他吸引和挽留人才措施，醫管局會致力盡快推行。在藥物方面，醫管局會運用增撥的4億元將更多新藥物納入藥物名冊，並擴大名冊內專用藥物的治療應用範圍，以標準收費提供予病人使用。為加強科技應用，政府已預留50億元非經常撥款，供醫管局購置先進設備及推行電腦化計劃。政府亦已預留100億元作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應付日後醫管局因突發情況需要額外撥款的需求。有見於未來醫療專業人手緊絀，政府會繼續增加醫療培訓學額。同時，為了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的醫療專業培訓容量，政府已預留約200億元，以提升和增加相關大學的教學設施，進行短、中及長期的工程項目。為持續監察醫療專業人員的人手情況，政府會配合教資會的3年規劃期，每3年進行一次醫療專業人員人力規劃和推算工作。新一輪人力推算工作已經展開，預期於2020年內公布結果。在疫苗接種方面，我們會擴大"學校外展疫苗接種計劃"以涵蓋更多小學、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同時亦會由下學年起為小五及小六女童提供到校接種子宮頸癌疫苗服務。在基層醫療發展方面，為推動基層醫療發展，全港首個地區康健中心，預計今年第三季在葵青區投入服務。我們正積極尋找合適的選址，以期在未來數年在其他地區開設這類康健中心。長者醫療券方面，今年財政預算案會為合資格長者提供額外一次性1,000元金額，並將累積上限增至8,000元。有關措施及其他檢討後推出的措施，包括將可用於視光服務的金額限於每兩年2,000元，將於《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通過後盡快實施。政府正積極計劃發展香港首間中醫醫院。我們預計於今年下半年招標揀選一間非牟利機構以營運中醫醫院，預計於2024年年底落成分階段投入服務。政府會加大18區中醫教研中心的經常性資助，以提供有資助中醫門診服務；亦即將推出5億元專項中醫藥發展基金的資助項目，以促進中醫藥發展。至於改善環境衞生方面，我們會繼續投入更多資源改善環境衞生，包括增撥約7,000萬元加強潔淨服務，以及增設專責執法小隊。食物環境衞生署會積極應用科技，並正試驗多項不同技術及設備，加強防治蟲鼠及環境衞生方面的工作。至於翻新公廁方面，我藉此機會感謝多位議員支持政府在未來5年以約6億元翻新食環署管理的約240所公廁。食環署會與建築署探討加快工程進度，並按照個別公廁的保養情況、使用率、市民意見等因素，定出工作優次。此外，我們亦會改善公廁的維修及日常管理。最後，我們剛就改善動物福利的建議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我們今年亦增加了對團體在推廣動物福利和領養工作的資助，未來亦會繼續加強宣傳教育及執法的工作。

主席，多謝多位議員在發言中就勞工及福利的議題表達意見。對於部分議員的提問與意見，我們在回答超過1,300多項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書面質詢，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及最近的福利事務委員會及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均已作出回應，在這裏我只作重點補充。首先，我多謝數位議員表示支持政府建議撥款200億元購買作為社會福利服務設施的物業，我們計劃於6月份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提交更多資料，並稍後向財務委員會提交撥款建議。不少議員也關注現時安老服務輪候時間長的問題。為針對現時服務短缺及未來服務需求急劇增加，我們必須多管齊下，採取長、中、短期策略來配合。長期策略是由規劃入手，我們已在2018年年底，完成把安老服務需求的相關規劃比率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期方面，我們透過在資助房屋及私人發展項目中，爭取加入所需福利設施，以及透過推行第二期非政府機構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興建相關福利設施，當中包括安老社區照顧及院舍服務的單位。短期內，在社區照顧服務方面，我們會增加2,000個名額的改善家居照顧服務、增加社區照顧服務券1,000張、透過鼓勵買位服務的非資助院舍提供日間照顧服務，並進行買位的安排，以增加日間照顧服務。至於院舍服務，在短期內除努力完成興建中的資助服務單位外，我們亦會在未來5年，每年增加1,000個買位。在康復服務方面，在策略上與安老服務大致相同。由於《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正在制訂過程中，我們會適時向福利事務委員會交代進展及聽取議員的意見。在福利方面，大家較為關注幼兒照顧服務不足的問題。《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已包括在幼兒服務範疇增加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及改善人手比例等的相關資源。同樣地，在中、長期策略上，與安老服務發展相同。在短期內，我們會透過剛才提到將會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撥款的200億元中，購買幼兒中心的處所，力求在兩三年內增加服務名額。就勞工事宜，各位議員關注的勞工議題十分多，我相信在過往及未來，我們都會繼續與各位議員在議會內外交流意見。在今次就《條例草案》的發言中，議員較多關注勞工短缺及中高齡就業支援的問題。就勞工供求的情況，我們會在5月份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更詳細地討論。就協助中高齡人士就業，勞工及福利局、勞工處、僱員再培訓局及社會福利署，均會尋求服務改善及加強協助。這不僅是中高齡求職人士的需要，對現時不少聘請人手有困難的行業亦十分重要。
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首先感謝多位議員在《撥款條例草案》辯論期間提出意見，我現就運輸及房屋兩方面作扼要回應。在運輸方面，政府會繼續推行"智慧出行"措施，透過應用科技更有效管理交通，紓緩道路交通擠塞，讓有限的路面空間發揮最大效益。這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在中環核心區實行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運輸署將於未來數月就先導計劃的方案諮詢相關持份者；第二，在2020年第三季起向登記車主免費派發首個車輛專用的車內感應器，讓駕駛者在2021年年底將軍澳―藍田隧道通車時以不停車繳費系統繳付隧道費。不停車繳費系統亦將分階段推展至其他政府收費隧道及道路。車內感應器亦有助蒐集實時交通數據作交通管理及大數據分析用途，以及支援以遙距方式繳付停車場泊車費等；第三，隨着車內感應器的廣泛應用，我們將有更大彈性實踐"擠塞徵費"的概念，探討以"效率優先"原則釐定隧道費，讓載客效率高和支持經濟活動的車輛類別享有較優惠的收費，並會引入"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的安排。就此，運輸署將於今年年中展開"擠塞徵費"研究。另一方面，不少議員發言時亦提到泊車位供應方面的問題。政府會繼續落實一系列短中期措施，包括以"一地多用"的方式及自動泊車系統增加泊車位供應，並優先考慮商用車輛的泊車需求。就鐵路發展方面，運輸及房屋局已按照《鐵路發展策略2014》初步建議的落實時間表，邀請港鐵公司就落實屯門南延綫、北環綫及古洞站、東九龍綫、東涌西延綫及東涌東站，以及北港島綫提交建議書。政府已就建議書內容進行評估，並要求港鐵公司進一步提供資料和補充細節。進行評估時，我們着重確保建議是切實可行，並能為社區帶來最大的裨益。鐵路發展亦可能帶來潛在的房屋供應，政府正就此方向檢視港鐵公司提交的建議書。汲取最近推展鐵路項目的經驗，我們在推展未來的鐵路項目時，會參考沙田至中環綫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的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及建議，審視日後推展新鐵路項目的監察方式，並會研究相應措施以加強項目管理和工程監督，以及強化政府和港鐵公司之間的溝通。至於房屋方面，政府會繼續根據《長遠房屋策略》下"供應主導"及"靈活變通"的原則，努力增加房屋供應。正如政府在去年12月公布，2019-2020年度起10年期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為45萬個單位。當中，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由以往的60：40調整至70：30，顯示了政府回應社會對公營房屋殷切需求的決心。按此比例，上述10年期的公營和私營房屋供應目標分別為315,000個及135,000個單位。要達至上述目標，最根本的方法是努力不懈地增加土地供應，而所有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七成將應用於公營房屋。政府會繼續透過檢討和改劃土地用途及增加發展密度等不同方式，多管齊下去增加短、中、長期的房屋土地供應。為進一步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政府亦已於去年6月宣布，9幅原本計劃在未來數年出售的啟德及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將改撥為公營房屋用途，預料可提供約11,000個公營房屋單位。政府會繼續不時檢討情況，在合適的情況下將原計劃用作私營房屋的土地轉為公營房屋用途。資助出售房屋方面，我們調整了居屋定價機制的負擔能力測試，改以非業主住戶的負擔能力作為單位的定價基礎，令中低收入家庭更能負擔。另外，"首置"先導項目和"綠置居"的定價亦會以居屋經修定後的定價機制為基礎，回應不同收入家庭的自置居所需求。香港房屋委員會稍後將推出約4,900個居屋單位，以及在年底推出兩個分別位於柴灣和青衣的"綠置居"項目，合共提供約3,700個單位。市區重建局已於去年12月以市價62折預售450個馬頭圍道"首置"先導項目單位。在考慮"首置"的未來發展時，政府會參考馬頭圍道"首置"先導項目所取得的經驗。不少議員都關心過渡性房屋項目的進展。在這方面，運輸及房屋局的專責小組會統籌各政策局和部門，按個別民間機構擬議項目的需要，給予適切的支持和配合，包括就行政或法定程序提供意見和協助申請資源等。為了進一步支持過渡性房屋項目，財政司司長早前宣布預留20億元成立資助計劃。我們會認真考慮相關項目的運作經驗及社會各界意見，擬定具體安排後盡快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我首先在這裏衷心感謝各位立法會議員就土地方面的不同議題提出了大量寶貴意見。政府早前宣布全面接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去年年底提出的建議，我們有決心推行一套更有力量及以願景帶動的土地供應策略，持續及大幅地增加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的8個值得優先研究和推行的土地供應選項，我們認為全部應該做，並且應該盡量加快步伐去做。不少議員關心交椅洲人工島的1,000公頃填海項目。

人工島上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亦可提供約400萬平方米商業樓面面積，以及大約20萬個多元化、相對高端、高增值的就業職位，而項目涵蓋新增的主要道路及鐵路，亦可擴大全港交通運輸的整體容量，有效紓緩特別是新界西北面對的交通負荷。總的來說，交椅洲人工島和相關的道路/鐵路項目可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我感謝相當多議員對早日推展這個項目表示了清晰的支持，亦理解部分議員對財政方面有關注。正如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強調，政府有足夠的能力應付此項目的財政需要。我們粗略估算的工程造價，以2018年9月價格計算，為6,240億元。由於工程費用會攤分10至15年支付，即平均每年大約400億元至500億元，而政府未來數年投放於工務工程的開支預計每年已經會超過1,000億元。這些數字清楚反映香港有足夠能力推展這個會為我們帶來龐大社會和經濟效益的項目。當然，政府在未來會做好財務評估，亦會繼續提升工務工程監管水平，務求對工程成本作最好和最有效的管理。除填海造地外，我們亦正全速推展其他發展項目。在這裏我再次感謝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星期五通過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第一階段的主體工程和相關項目一共超過300億元的撥款。我們亦會在今年年中開展新的研究，探討在新發展區以外的棕地當中是否有部分亦具高密度的發展潛力。我們亦會在今年第三季展開涵蓋新田/落馬洲的新界北新發展區第一階段研究，而今年年底前，我們計劃為洪水橋新發展區第一階段的主體工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我們非常希望議員能夠支持這些對香港非常重要的項目。除上述新發展區及與棕地有關的項目外，我們目前正就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擬定具體準則及執行細節，以期更快更好地釋放新界私人農地的發展潛力興建公營及私營房屋。發展局目前正努力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今年年中將詳細建議交給行政長官作適當考慮。除上述措施外，政府亦會繼續善用已經有基建配套地區的土地，包括改劃土地用途、適當地增加發展密度、透過10億元資助計劃積極支援非政府機構善用政府用地，以及在"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加強、加快落實"一地多用"的發展模式等。主席，專責小組早前大量、非常努力且具成效的工作為我們未來增加土地供應打下了一個非常堅實的基礎。當然，我們明白未來在土地供應方面的挑戰仍然非常多。在某些環節例如新發展區的發展，我們終於能夠與社會一起打開局面，正式進入收地及施工階段。我們期望在未來的歲月，繼續爭取議員的支持，亦與社會各界聯手，推展各種短、中、長期措施，讓香港最終能夠走出土地不足的困局。

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在4月中旬的立法會會議，就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發表的寶貴意見。剛才5位局長已就各位關心的一些重要政策範疇作出扼要回應。主席，在2月底發表預算案後，我出席了多個論壇、訪問和交流會，並與不同的政黨和組織會面，一方面向大家介紹預算案的理念和各項措施，另一方面也聆聽社會大眾的意見。我在此感謝各位表達了意見的市民、議員、政黨及組織，有關意見對政府施政及日後編製預算案的工作均非常有幫助。接下來，我會扼述一下環球和本地經濟的最新情況，以及預算案中一些措施的最新進展。環球經濟前景繼續充滿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再度把今年環球經濟增長的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至3.3%，低於去年3.6%的增長。國基會亦預期，今年上半年環球經濟增長會持續疲弱，下半年則有望回升。同時，外圍環境存在許多不明朗因素，尤其在貿易和金融市場方面，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內地方面，今年中央政府將經濟增長目標設於6%至6.5%，與國基會6.3%的最新預測相若。4月公布的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實質增長6.4%，符合中央政府的增長目標，並勝於市場預期。這顯示儘管外圍環境充滿挑戰，但通過一系列財政、貨幣及其他政策措施，內地經濟得以維持穩健增長。與此同時，內地經濟繼續朝着創新、擴大內需和邁向高增值的方向發展，令增長更具質素及更持續穩健。此外，國家致力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鼓勵內地企業走出國際舞台，並全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一帶一路"倡議，這些均有利於內地、香港及其他區內經濟體的發展。美國方面，今年首季經濟增長超出預期，以年率計按季增長3.2%，但當中有相當部分是受庫存短暫上升所帶動，私人消費及固定投資的增長均有所減慢，而貨物進口更下跌4.4%。然而，他們的失業率仍維持在低位，反映勞工市場仍然強勁。核心通脹率則略低於聯邦儲備局所訂下的2%目標。受貿易摩擦影響，加上財政刺激措施對經濟的提振作用減退，今年美國經濟的增長預料會放緩。國基會上月亦下調美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測至2.3%，低於去年的2.9%增長。貨幣政策方面，聯儲局仍採取"保持耐性"的態度，維持利率不變，並預告會在今年9月底結束縮表，市場也預期聯儲局今年內不會加息。不過，美國利率往後的走向如何，將視乎經濟數據及其他因素而定，仍然有不確定性。歐洲方面，歐元區經濟首季僅有輕微擴張，區內主要經濟體都面對下行壓力。德國工業生產年初開始放緩；法國持續多個周末的"黃背心"示威亦影響了經濟表現；意大利則受公共財政問題困擾，缺乏增長動力。歐洲中央銀行3月調低歐元區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測至1.1%，並決定把利率維持在目前的超低水平至最少今年年底，以及宣布新一輪長期再融資操作，為銀行提供額外資金。至於英國，脫歐亂局持續，雖然歐洲聯盟同意將脫歐期限延遲至今年10月底，但要達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協議仍有難度，英國能否有序脫歐仍充滿變數。此外，5月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如何，以及有關結果對歐洲的政治和經濟的影響也值得關注。面對不利的外圍環境，亞洲經濟體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今年以來，區內製造業和貿易活動普遍疲弱。出口主導的經濟體如新加坡、韓國及台灣，首季經濟增長均放緩。亞洲發展中的經濟體方面，雖然出口自去年後期明顯減弱，但例如越南和印尼，首季經濟表現大致平穩；馬來西亞和泰國首兩月的零售銷售也有不俗增長，反映內部需求仍然穩健。因此，亞洲發展中經濟體預料仍會是環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美貿易談判的進展繼續是全球焦點所在。兩國的貿易摩擦自去年第三季起已影響環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香港經濟各個範疇也受到影響。今年年初以來，美方一直表示貿易談判取得進展，但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突然改變態度，並威脅將於日內再度調升對來自中國內地的進口貨品的關稅稅率。正如我在2月發表的預算案中指出，中美雙方的矛盾屬深層次，加上美方過去1年表現出反覆的態度，中美關係難免起伏，並會不時為環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波動，香港也會受到影響。特朗普近日的言論是否談判手段之一，可能性不能排除。面對這樣的對手，我們只能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要有合理預期，但亦要有以防萬一的打算，管理好風險。受環球經濟增長表現較為疲弱及各種外圍不利因素所拖累，本港經濟今年首季的按年增長進一步減慢至0.5%。這輕微的按年增長部分亦由於去年同季的比較基數較高，當時經濟強勁增長4.6%。今年首季，貨物出口繼續受壓，錄得4.2%的跌幅，情況與很多其他亞洲經濟體相似。服務出口增長也繼續放緩，只有1.4%。本地需求方面，在審慎的本地經濟氣氛下，私人消費及投資表現均疲軟。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僅微升0.1%，這個部分亦同樣由於去年同季的比較基數較高，當時錄得8.9%的強勁增長。勞工市場方面仍然偏緊。第一季失業率為2.8%，是超過2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工資及收入繼續有實質增長。今年以來通脹大致保持穩定。第一季基本通脹率為2.7%，略低於去年下半年的2.9%。總括而言，今年首季香港經濟面對不少挑戰，與我們在制訂預算案時的預測大致相符。我們當時已考慮了環球經濟表現在今年上半年會較疲弱，政經環境仍然複雜多變，因此亦在預算案中提出各項提振經濟的措施。雖然今年1月至4月，本地金融市場向好，房地產市場近月亦回升，但外圍環境現時仍不明朗，政府會保持警覺，密切留意有關發展，及時應對。主席，環球經濟去年迅速變化，市民大眾和工商界對本港經濟前景有所擔憂。因此，這份預算案的大方向是"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同時採取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理財方針，投放資源培育產業、支援企業、提升公共服務、利民紓困和投資未來。本屆政府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改善民生的措施。就政府經常開支而言，2019-2020年度的預算較前一年的修訂預算，按年增加9%，即363億元。當中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衞生共佔約60%，即超過2,500億元，較上年度增加約7%，這3個範疇最近5年的經常開支累積增幅已達45%，可見政府重視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投放資源，滿足市民所需，並協助有需要的社群。主席，我留意到有議員就政府財政狀況預測的準確性發表意見。我在2月公布預算案時，預計2018-2019年度盈餘為587億元。由於3月底政府公布上年度首11個月，即截至2019年2月底的盈餘為998億元，或許因而予人年度綜合盈餘會大幅高於原有預期之感。其實，在公布上述數字的同時，政府已清楚說明財政年度最後1個月的開支預期會超過收入，令該月出現赤字，累積盈餘將會減少。相信大家已留意到，政府在4月底公布全年度的綜合盈餘臨時數字為680億元，較修訂預算案高出93億元，主要是因為政府的開支較修訂預算少了61億元，但相對於首11個月錄得的998億元盈餘，其實已大幅下降318億元。事實上，政府在2018-2019年度的總收入與原本預算相比，只相差50億元。以一個近6,000億元的收入預算而言，這個差別只是0.8%。至於政府開支方面，扣除關愛共享計劃，總開支只比原本預算少270億元，與原預算達5,696億元的開支相比，只是相差4.7%。可以這樣說，2018-2019年度預算案對政府財政狀況的預測已相當接近。主席，發展經濟一向是預算案的重點之一。今年的預算案會繼續投放資源，以構建有利創科發展的生態系統，培育創科產業，同時帶動整體經濟結構升級轉型。在推動新興產業的同時，政府亦會繼續大力推動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和工商專業等傳統優勢產業的發展，並加強本港與其他經濟體的聯繫，提升本港的競爭力。民生事項方面，尤其醫療服務，是政府非常關心的範疇。就此，預算案向醫院管理局提供額外、針對性的資源，以協助提高前線醫療人員的士氣，加快更新醫療設備，以及資助藥物名冊，從而提升醫療質素及效率，並預留100億元作為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剛才已就議員對醫療服務範疇的關注作出回應。政府會繼續致力為公營醫療系統的運作和發展提供支持。我也在預算案提出多項一次性的利民紓困措施，包括寬減稅項、發放相當於1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及其他津貼、向有需要的學生發放2,500元津貼、代繳中學文憑試考試費及額外長者醫療券金額等，利用資源為有需要的市民紓困。預算案亦提出多項支援企業的措施，應對經濟及貿易環境的變化，包括寬免商業登記費、把科技券計劃恆常化並倍增資助上限、擴大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範圍及提高資助上限，以及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限，以協助企業應對困難。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外圍及本港的經濟情況，如有需要，我們會隨時再推出適切的措施，支援企業、穩經濟。此外，預算案亦為一系列建設宜居城市、締造關愛社會的措施提供資源，包括土地供應、智慧城市發展、文化藝術及體育、環境保護、城市建設，以及增加各類社福設施和服務，惠及市民。主席，政府會盡力配合立法會審議《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我懇請各位議員盡早通過《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令預算案的各項措施得以早日落實，讓市民早日受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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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根據《議事規則》第68條，全體委員會會先審議附表，然後審議條文。議員已獲通知，今年審議《條例草案》的時間編配大致與去年相若。全體委員會將會分3個環節處理《條例草案》的有關程序，詳情載於講稿附錄1。在第一個環節，會先合併辯論沒有修正案的總目。辯論結束後，會隨即表決將有關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之後全體委員會會進入第二個環節，就所有修正案及相關總目進行合併辯論，然後逐一表決修正案及處理納入議案。之後全體委員會會進入第三個環節，辯論第1及2條納入《條例草案》。委員可在此環節說明是否整體支持《條例草案》。辯論結束後，會逐一表決有關議題，直至完成三讀。本會會在5月16日完成《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我想在此呼籲議員要善用議會時間，審議撥款條例草案。

在這個環節，全體委員會會先就秘書剛讀出沒有修正案的33個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進行合併辯論。之後會一併表決該些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委員已獲通知，這個環節會進行約7小時。現在辯論開始，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的支出總額是5,157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20%，是相當驚人的支出。

例如我本行的會計師事務所，在招聘畢業生時十分困難，即使聘請到人手，他們往往也在兩三個月後離職。

當然，政府現時經常談論大灣區的流通，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訴政府，國際流通是同樣重要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下亦有一個負責採購及投標政策的部門。在過往一兩年，我也在政府帳目委員會不斷提出批評，究竟我們的採購政策和投標政策是否只以價低者得作為原則呢？價低者得的做法，對於一些比較複雜的大型建設或高科技項目，似乎並不適合。我亦聽到財政司司長在本財政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指出，創新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指標，在某些投標或採購政策中，科技或創新的評分比重會有所增加，甚至會蓋過價錢的考慮。我最近曾與多間跨國企業討論一個問題，也就是關於供應鏈的問題，這可能是財政司司長在採購和投標的政策上未有考慮的。所謂供應鏈的考慮，意思是在一個採購項目中，我們必須考慮供應商有否考慮到環境、可持續發展及管治的因素，而我強烈感覺到政府完全沒有重視這方面的考慮。在國際上，香港越來越為其他國家所詬病，他們會問，"你們的供應商究竟有否聘用'童工'、'黑工'或一些被剝削的勞工？

這是萬眾密切留意的。除了上述的一些較宏觀的政策之外，我覺得本港的稅務政策必須與時並進，亦必須推出更多有效的稅務措施。

如果明年可以在另一總目獨立處理稅務政策組的撥款，我認為是比較合適的。

他們都發出會心微笑，因為他們覺得只要香港通過該條例草案，很多公司便會把地區總部從香港搬至新加坡。

昨天，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會對美國在香港的投資帶來極大的風險，是極大的風險。財政司司長剛才提及的所有外在的不穩定因素，我想全部加起來也不能與這項條例草案所帶來的不明朗因素相比。

其實，歐盟本身是有內部評估機制的，所以，如果我們明年的國際形勢並非那麼美好，再加上這項令投資者驚惶失措的條例草案，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我們的經濟增長可能出現負數值。很多朋友問我對預算案的投票意向為何。

主席，我謹此陳辭。

反之，他提及的投資推廣署、稅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全包括在第二個環節所涵蓋而有修正案的總目中，這令我感到困惑。當然，主席可能是寬鬆處理，但如果對他寬鬆處理，那我希望主席也以相同的標準來對待稍後發言的議員。主席，我現進入我的首次發言。我針對的是這33個總目中的總目160：香港電台。我是傳媒人出身，曾是兩間商營電台的僱員，但從沒有在香港電台工作，不論電台或電視台也沒有。每年在這個環節中，我也會刻意提及港台，從而提醒政府。

不過，大家也明白，根據《議事規則》，議員並不可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政府預算案中任何總目提出增加開支的修正案。在這數年間，我認為特區政府真的想將港台"陰乾"，因其不聽話。自董建華時代開始，港台的節目被指"陰陽怪氣"，所做的事"篤眼篤鼻"，亦不聽從政府的話。即使換了鄧忍光出任廣播處長，也無法箝制港台。

今年有關港台的撥款數字可分為4部分：電台、公共事務及綜合電視節目、學校教育電視節目及新媒體。最主要的當然是電台及電視兩個部門，我們先看看電台部分。電台本年度的預算為3億9,460萬元，相對於2018-2019年度的修訂預算減少了2.4%，實質削減金額是950萬元。

據政府發給我們有關總目的文件指出，預算減少了2%，主要運作開支減省，但部分減省的開支因非經營開支上升，以及因填補職位空缺及增加8個職位令薪酬開支上升而抵銷。

港台當年成立時是一間電台，而現在既是電台，也是電視台。港台現時的電視頻道有31及32台，31台更自4月1日起提供24小時廣播，電台則有7條頻道，還有教育電視及新媒體。

的而且確，港台電視部有些節目是匪夷所思，好像播放閉路電視的影像般，稱為"慢電視"，只是播放都市場景、貓狗追逐、小雞啄米等。

有關文件說大有可為，要做很多事情，既要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製作特備節目，又要為紀念香港廣播90周年製作重頭節目，但撥款卻沒有"重頭"。

事實上，港台電視節目的質素是有目共睹的。

審計署看的是數字，然後是收視，但節目的欣賞指數未必是審核的一個重要指標。

可是，我們不能單從製作時間、工時及所投放的資金來評估港台的成效，讓我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我有一項查詢，就是陳志全已經發言超過7分鐘，為何熒幕仍然顯示他在輪候中？秘書長是否睡着了？

除了就何志平製作一個需要深入採訪、調查和研究的節目外，在本財政年度，港台亦派員跟隨林榮基離開香港，專訪林榮基的近況，節目播出時引起大量香港人共鳴。對於一間商營電視台，它未必有這些人手及資源，也未必願意花這些人手及資源，派出一位記者跟隨林榮基到台灣，又或派人到美國跟進何志平的案件，查看大量文件，抽絲剝繭，並找聯合國高層及找出與"一帶一路"的關係。這些節目如果港台不做，我恐怕香港數間商營電台也不會做。當然，每間電視台、電台或傳媒機構也要面對商業壓力。現時，我們關注媒體赤化及"紅色資金"主導的情況，而港台是最後一個堡壘。就財政年度撥款而言，當然，管理層可以不批評其節目，但卻在資源方面減少撥款，以致港台要製作我剛才提到的節目便越來越艱難，難以製作一些高質素的偵查式報道。因此，我希望政府增加對港台的撥款，並讓其聘請更多資深新聞工作者。港台32台的收視率很高，尤其是直播立法會節目，晚上該台也會重播立法會的會議，大家不妨看看。

港台的特點就是不會向廣告商折腰，亦不怕得罪大財團或一些所謂紅色資金，連政府也不怕得罪。

雖然今天跟以前可能已有點不同，但港台仍在盡其最大努力繼續為香港市民做一些持平、中立，盡責的報道。這些均可增加香港的軟實力。

我甚至不介意將綱領3學校教育電視節目刪除，而教育局甚至可以將這些節目外判，交由坊間製作，然後派給學校播放。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恃着當年——當年是指上屆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否決了將軍澳廣播大樓的撥款建議，接下來多年也沒再推動這事。

當局甚至可以將提交上屆立法會的港台新廣播大樓計劃，再次提交。

我的意思是由同一個部門來執行同一套法例，而不是由兩個部門來執行同一套法例，而分別只不過是應用在資助出售房屋和私人屋苑而已。第二，為何我認為獨立調查組的工作可以交回給屋宇署負責呢？

此外，房屋署的總目下亦牽涉到上訴委員會秘書處的服務。

相反地，我們最需要看到的綱領是有關房委會的綱領，但我們可能只能夠去到運輸及房屋局的項目下才能夠展開討論，但這卻並不包括在預算案當中，而過程中也沒有任何機制可容許就着房委會的預算和政策內容展開詳盡討論。這是我對房屋署的評論。此外，我想處理的是"總目173——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當然，我看到有關的綱領很清楚地指出不會把關愛共享計劃的開支放在這個綱領下，因為關愛共享計劃發放4,000元的安排是獨立處理的。但是，實質上是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進行有關安排的相關行政工作，而相關的行政工作一旦抽離，似乎便出現好像沒有一個對口的政府部門可讓我們檢視相關安排的荒謬情況。

當然，我在另一個場合亦提及，政府的整個關愛共享計劃是針對在上次預算案中未能公平地獲得雨露均霑的市民，使他們也可分享經濟成果。

即使他們不能透過其他渠道分享經濟成果，我們也能找到方法與他們一同分享幾百億元的財政盈餘。況且，最新公布的財政盈餘數字預計將較預算案所公布的數字高兩三百億元。有鑒於此，財政司司長是否應在聽取議員的所有意見後，認真思考利用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這個現有的軟硬件配套，再次在關愛共享計劃下發放資源，讓市民受惠？

財政司司長在發言時指出，香港未來面對的經濟下行風險非常嚴峻，也提及在中美貿易戰下，香港應該如何自處，甚至是在內地的經濟發展勢頭也有下行風險的時候，究竟香港應該何去何從？我們是否只須背靠大灣區，就可以維持局面，還是須進一步廣開經濟渠道，從而令香港的經濟發展條件有所改善？我在下一節有關大灣區的討論當中，在談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範疇時，會進一步闡述這個核心課題。不過，我想借這個環節作一個點題，就是香港地小人多，沒有任何天然資源，唯一能夠依賴的是人才寶庫及制度優勢，而這種優勢已寫在大灣區綱要內。香港能夠為國家進一步作出貢獻的基礎，就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這種制度優勢不單是我們一向稱頌的公務員系統廉潔奉公，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尊重法律，而這種法治精神不單能保障我們的人身自由，亦令整個法制在保障投資方面，提供一個清清楚楚、無須擔心的環境。

我記得李家超局長在回應記者的查詢時亦說過，如果沒有移交逃犯的安排，任何地方向他要人的時候，只要沒有全面移交的安排，他都可以站出來說不准許、不移交，但如果有移交逃犯安排，即使他可以向全世界說"不"——因為在全世界的行事過程中有一種叫"不交國民"的安排——但在"一國"之下的香港，如果中央政府要人，其實是沒有基礎和條件拒絕其要求的，所以，這也是李家超局長在昨天回應......

因為這牽涉到香港社會的核心利益。我明白，但如果牽涉到香港社會核心利益的問題，我希望利用所有的場合來表達這個意見。

我想指出的是，在香港，如果"一國兩制"之下的核心利益受損，受傷害的不單是我們的人身自由，而是牽涉到我們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甚至是我們能否繼續履行貢獻國家的責任和任務，因為如果我們沒有了制度優勢，便變成了說甚麼枉然。

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能夠認真思考，究竟通過移交逃犯的修訂條例草案對香港社會的本質有甚麼好處。再者，台灣當局已清楚表示，即使通過也不會處理有關的申請......政府又如何能夠達到目標呢？

毛孟靜議員剛才談論的總目160，明顯與我們目前的辯論議題有直接關係，所以在你打斷議員發言前，麻煩你聽清楚、想清楚。代理主席，我今天的發言主要是討論3個總目，分別為80、94及160。總目80是司法機構，我要談論司法機構的原因是，首先，我們看到司法機構的資源不斷增加，這是我們樂見的。我們亦看到特區政府在給予司法機構的資源上，絕對沒有手軟。

我們明白法律界的人事，尤其是資深大律師或私人執業律師，具相關經驗而能夠擔任司法機構的職位、願意投身司法機構並提供服務的人，確實是買少見少。司法機構過去亦曾就此問題落力研究。例如過去兩年來，我們看到司法機構人員的薪金一直有所增加，亦已大幅提升。

很多判詞均在超過3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後才頒布，這對香港的法治有很大影響，亦是很多人不想在香港打官司的原因。雖然我們看到司法機構的資源不斷增加，但這方面仍然未達標，我們希望司法機構能繼續努力，保持水準。我想談論的第二個總目是94，即法律援助署。

如果要增加法援署人手，便一定要增加其經常開支。我們看到本屆政府願意承諾增加法援署的經常開支，令它能更有效工作和有更多資源聘請人手，這是好事。

我們在司法事務委員會已多次進行討論，亦曾約見張建宗司長討論法援服務的改革，但我們仍然未聽到由張建宗司長領導的工作有任何進展。

最後，我想談一談總目160，即香港電台。剛才數位議員亦曾觸及這問題，大家也知道港台的資源多年來嚴重不足，正在議事廳的議員或官員如果曾到港台接受訪問，也會知道它的大廈殘舊不堪，而港台的電視部更是相當殘破。香港作為世界級城市，它的公共廣播機構是不可能如此殘破的。

我以最多議員提及的香港電台為例。

我也很希望葉議員可以回應，究竟她為何認為港台不應該報道新聞。在英國或加拿大等設有公營電台的國家，當地議員會否公開叫公營電台不要報道新聞而轉做其他工作？

我希望下次當我們進入直播室出席節目時，不會像時光倒流回到1970年代般，而是會返回現代，並步向21世紀的未來。

這是一種錯誤的態度，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香港電台可說是香港所餘無幾、堅持最低限度的新聞道德的少數不受"紅頂"商人影響的新聞機構，為何我這樣說呢？根據無國界記者今年剛剛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第七十三，再下跌3位，屬於有問題的一個類別。自回歸以來，香港的新聞自由一直下跌。我們在審議財政預算案時沒有權力增加個別部門的撥款，而大家也看到，正如剛才在這個環節發言的多位議員也說得很清楚，政府是在"陰乾"港台，這是絕對可耻的。

最令我們感到不忿的是政府呆若木雞，在延續這些免費電視台的牌照時，政府繼續聽不到、看不到，沒有捍衞在香港公共廣播中唯一不受商營機構影響的港台，它至今仍是市民信賴的其中一個新聞機構。

港台在兩方面被"陰乾"，一方面是撥款，2018年港台的修訂預算為10億4,000萬元，而下年度，即2019-2020年度的預算只有10億2,000萬元，撥款沒有增加，而是再削減1.9%。

當然，我們也明白，政府、"林鄭777"或其他主要官員一直都不喜歡港台報道新聞的方法，因為說真話並非他們的期望。一些港台員工或評論員，包括被港台辭退的吳志森也說過，其實港台最大的罪惡就是堅持新聞自由、堅持以公眾利益的立場批判社會及批判政府。這當然是彌天大罪。其實，如果港台懂得學習大陸的中央台便必定"發達"，因為中央台的主播會成為高官的新任妻子，中央台也是用來貪污及舞弊的其中一個溫床，而中央台的人員如果"識做"，很多人都會在大陸升官發財。雖然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指數幾近最低，排名第一百七十三，但不要緊，如果你"識做"，願意放棄新聞獨立編採，願意放棄為市民發聲，好像我們的"林鄭777"或很多主要官員或建制派保皇黨所說般，不要緊，只要"識做"便可以，"識做"便有前途，這樣便可能不會被"陰乾"，但在現實中，港台一天做自己要做的事，便會天天被"陰乾"。

在港台的自僱人士，即這些第II類服務提供者人數為2,600至3,000人，較審計署報告中的1,926人為多。這其實真的很過分，是在欺騙員工，他們沒有足夠的職業保障，亦沒有任何福利，但還要繼續做，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繼續"陰乾"港台。

大家都知道，這位特首在上任前已經開始做手腳，所以她一直在"陰乾"港台，其實正是實現她的競選"毒招"，繼續陰毒。

原來她要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期望港台製作多些節目，甚至延長廣播時間，經費減少了，工作卻要增加，還要為中國共產黨慶祝立國70周年。

無論政府多刻薄，出多少"陰招"，他們都堅守崗位，不後退一步。我們慶幸有這群員工在這麼多困難中繼續克盡捍衞港台的天職。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總目37―衞生署。我真的很難再容忍政府的做法，政府說服務差是因為人手不足。但大家有沒有看清楚，衞生署這麼多年來抱殘守缺，不思進取。舉例說，對於皮膚科醫生不足的情況，其實很多人想做，但卻很難可以做到，因為雖然很多人輪候接受訓練，但衞生署沒有跟醫院管理局或大學配合進行訓練計劃。所以，醫生要"過五關斬六將"，自己完成初步訓練後才可以申請。

第二方面是衞生署的執法工作。舉例說，衞生署不肯做好基層醫療的工作，反而推出長者醫療券。我們看到長者醫療券被用作買花膠、海味，甚至配豪華眼鏡，令公帑流失。其實衞生署要做的不是這些，我們已說過很多次，現時有超過30億元的公帑，老實說，衞生署應好好地增加長者健康中心的數目和增加名額，並為達到某個年齡的組別，包括50歲、60歲或70歲的市民，提供適合其年齡的免費身體健康檢查，這些便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政府不務正業地"派錢"，派到現在用來配眼鏡、買花膠。

我們的政府是否淪落至這麼不濟、這麼差？水平低至不懂怎樣去做，要"派糖"、"派錢"、派醫療券，以為這樣便可以解決問題。雖然我沒有辦法削減衞生署的撥款，但我覺得這個部門是令我們失望的。我謹此陳辭。

大家也感到十分憂慮，因為港台畢竟是傳媒的一分子，而現在許多中資傳媒的出現令新聞自由節節倒退。如何維持一個公營廣播機構的不偏不倚方針是相當重要的。

對於很多政府部門或機構，例如消防處、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等，我認為它們有些工作應該進一步開展，但現在亦因《議事規則》規定而令議員無法提出增加開支。另一方面，有些部門的人手編制及資源出現問題，我們同樣無法以修正案的形式提出我們的建議，但這不代表這些總目的撥款額沒有問題。我首先想談談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的總目，有關開支在2019-2020年度的預算為2,520萬元，增加4.6%，維持編制23人。2016年6月通過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賦權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要求執法機關提供截取及監察成果作查核之用，是其中一個十分重大的改變，讓專員有權監管執法機構。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曾在2017年親口承認，警方有破解手機的技術，並以影響執法為由，拒絕否認警方使用駭客軟件，令我們不得不懷疑，警方是否已經使用一些不能見光的技術截取市民個人資料，而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無法作出監察。隨着一些網絡罪案的擴大，條例應該及時檢討，防止警方無限制地侵犯市民私隱。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3條規定，將訂明授權續期時，須考慮所有相關情況，並平衡各方利益，包括保障私隱和法律專業保密權，但專員指出條例並沒有明確的指引。就此，專員認為當局對於准許訂明授權持續有效的標準太過模糊和寬鬆，有需要檢討。

專員在報告第9.9段又指出，"執法機關人員在執行截取職務時保持高度警惕，對防範取得該資料的風險十分重要。"其實這說法相當準確。

聆聽截取成果的權力包括甚麼呢？以往政府一直以私隱為由，反對賦予專員聆聽截取成果的權力。結果在多次爭取之後，政府在2016年作出修訂，今天大家終於意識到查核權對維護市民個人資料是多麼重要。報告第4.34段提及，專員經查核個案4.1後，發現通話中有關人士的會面時間和報告所寫有出入。更甚的是，專員指有關執法人員的解釋並不可取，反映執法人員"毫不在乎"。我真的十分體諒專員花了這麼大的努力，維護市民的個人私隱，但執法人員卻毫不在乎。關於另一宗個案4.2，專員表示經查核後，發現提交小組法官的通話內容有差異，並指執法人員執行其截取職務的表現既不理想，亦不專業。報告指出，去年共有18宗違規情況或異常事件或事故，較前年報告的11宗增加六成，其中有3宗均是透過抽選查核截取成果而揭發的。我相信，若有更多資源處理截取通訊監察，能夠發現或追查的個案會更多。因此，從上述事件可見，假如專員沒有查核權、資源不足，有多少報告的內容有偏差，甚至是虛構，便無從得知。

由於執法人員處理截取職務時，態度極其差劣，專員應該提高抽選數目，迫使執法機構以更專業的態度執行截取職務。

監警會中有一些委員——不過我首先要說，政治委任是很偏頗，這是我對於這個委員會的意見。

梁振英在他執政期間將監警會"大換血"，一律委任建制派人士，所以監察的力度立即轉弱。我以往擔任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時有一個慣例，就是監警會每年均會約見"七一遊行"的主辦單位，聽取遊行人士對警方執法的意見，而且他們當然有翻看警方在"七一遊行"期間執法的方式。

監警會有51名職員，當中16人直接負責處理個案。

加拿大安大略省警檢署的職員共有51人，30人負責調查和跟進個案。我想跟大家說，我們也要看看比例。香港警力約28,000人，英國有127,000人，而加拿大安省則有24,000人，較香港少。

我很希望新任的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能夠檢視這個問題，研究是否需要檢討調查人員與警員的比例。監警會在去年發表的工作報告中，提到2017-2018年度通過了1,617宗須匯報投訴個案。即使有關數字較去年同期上升，但我必須指出，實際上經監警會處理的投訴個案數字遠較2011年至2014年為少。例如，在2011年至2012年期間，監警會處理共3,145宗，而2013年至2014年期間則處理共2,591宗。從數字上已明顯可見，監警會跟進投訴個案的力度，在郭琳廣任主席的時期較翟紹唐任主席時弱。

有否計劃參考英國的做法，給予監警會進行獨立調查的權力呢？關於監警會的議題，我稍後會繼續討論。

代理主席，我也想就着這數個分目，特別是創新科技署的範疇發言。

大家可見，博士專才庫吸引人才的數目仍然有限。大家也明白，除非公司提供很高的薪酬，否則來港工作對專才的吸引力仍然有限，這也是香港競爭力面對的大問題，老闆不要以為政府提供少許支援，便用不着以較高的薪酬來吸引真正優秀的人才來港。

我在數個星期前與業界公司討論時，發覺他們真的很缺乏資訊，他們很想有更多的機會。

其實為甚麼不繼續推出更多這類項目，擴闊其內容，又或把我們提出的自動化支援計劃納入成為下一個階段的科技券計劃，資助更新及更大規模的投資，特別是自動化器材的大額投資？

代理主席，我藉此機會就創新科技署的工作提出數個應該要做但未做，以及已做但有待改善之處。

剛才第一輪我已發言15分鐘，現在再發言15分鐘，而其實我的心願是最好有數小時讓我發言。

警方表示願意接納建議，但有何改善機制呢？每年監警會也會提出改善建議，以改善在執法、搜身及警察通例方面的種種做法，請問警方有否積極回應監警會的改善建議，好讓警方日後可以向大家表示他們已因應監警會的意見和建議改善相關做法？現在講求問責，否則最終只會影響所有紀律部隊的形象。

坦白說，各個部門甚至是立法會議員，人誰無過，人人也要問責。

因此，除了要有改善措施外，前線警員是否真的能處理相關個案有時亦很重要，而提供訓練則更為重要。監警會亦定期發出通訊和年報跟進事項，但每次跟進的個案往往沒有下文。我認為既然大家有心有力，亦有公帑撥款，而監警會亦提出多項改善建議，便應持續跟進相關情況，亦應積極建立改善制度，才是監警會應有的目標。當初設立監警會的原意在於監管警務人員的紀律行為，亦希望防止他們濫權。

第五，參考英國監警會，讓監警會可以把個案直接交予檢控機關，由檢控機關決定檢控與否。

政府今次應該汲取經驗，別再採用行政成本高昂、左審右查的"派錢"機制。除了派發4,000元外，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主要負責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職津計劃的前身是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政府在2017年推出時聲稱可惠及20萬個家庭，即80萬人。根據政府的半年統計，去年4月至10月只錄得45,000宗申請，與目標相距甚遠。歸根究底，原因是職津計劃對申請人的工時和工資要求極其苛刻，加上程序繁複，無法惠及真正有需要的市民。現時的職津計劃是三級制，按照工時、工資，以及是否單親家庭劃分基本、中額和高額津貼，可謂架床疊屋，很多市民也說十分複雜。

此外，職津計劃下有一項兒童津貼，申請人如有年齡15歲或以下的子女便會獲得1,000元津貼。申請人大多會將這筆錢用於子女的課外活動、補習或添置文具，但兒童津貼的最大問題是與工時掛鈎。

父母很多時因工時不足而不獲津貼，同時失去兒童津貼。大家想想，這制度的設計不是很荒謬嗎？

基層學童應獲得更多支援和資源作多元發展，令不同階層的人士和兒童的生活不會有天淵之別。

我期望政府未來的預算案能夠從善如流，簡化申請程序。如以"謹慎理財"之名左審右查，最終只會令有需要的人得不到支援，而市民亦會對"派錢"越來越反感。

首先，我想回應區諾軒議員剛才提及的"總目173―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的問題。

我很擔心公務員同事或兼職員工，因為印尼選舉點票也弄致數百名職員生病或死亡。

首先，我想補充我在上一節談及香港電台的問題，雖然有多位同事已指出問題，我無須再花很多時間闡述，但我也要為港台多說一些公道話。審計署於去年年底發出的審計報告書指出，港台部分節目的收視偏低，以及部分電台頻道的聽眾減少。

我擔心今年的數字會更低，因該台自今年4月起進行24小時廣播，而之前則是早上6時至凌晨1時，那麼在24小時廣播後，平均收視率必會更低。

當然，今時今日真的很難確定，因為很多人可能收看不同新聞頻道或收看網上直播。因此，如果要沿用傳統電視台模式，而以衡工量值的方式來評估一個電台或傳播機構的工作表現，這並不全面。港台動用資源製作"城市論壇"，將節目在31台播放，但因未必能夠覆蓋全香港市民，有關收視率便受影響。

由此可見，政府願意投放資源在司法機構，使司法機構可以盡快處理審訊，不會拖延，令案件獲得公平處理。

當然，對於今年的撥款，我是肯定的。我特別想談談司法機構下的一個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

其實，在2015年，政府已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而有關建議已通過行政會議，並提交立法會，但其後卻無疾而終。然後，便鬧出去年書展中，村上春樹的《刺殺騎士團長》被評為二級不雅刊物，須封上膠套，淪為國際笑話——今年書展即將開始，但問題仍未解決，現行的《條例》確實無法處理。在2015年，政府建議廢除淫審處的行政功能，只負責司法裁定，而每次聆訊的審裁員由2名增至4名，令裁決更有代表性。再者，上訴機制也存在很大的問題。

接着，我想談談"總目94―法律援助署"。法律援助署今年的預算開支大幅增加，而法援署的主要綱領包括審批法律援助申請，今年相關預算增加7.3%。另一個綱領是訴訟服務，這是最實在的，今年的預算增加48.2%，大幅增加了法援服務的預算。不過，我們發現有一些個案累積，以民事個案為例，法援署每年及至年底尚未處理的個案數字也有提供，是每年接近17,000宗，這表示法援署仍然需要努力處理。現時每項修正案也可以跟《逃犯條例》拉上關係，萬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便會有更多人面對法律挑戰，可能會被引渡至內地或外地打官司。

郭榮鏗議員剛才說得很好，香港人如果很有錢，便可以打官司，如果很貧窮，便可申請法援，而中產的便不知如何是好。

再者，衞生署本來有個很好的部門，負責處理基層醫療中最重要的環節——家庭醫學。如果家庭醫學環節的訓練由衞生署負責，便會有清晰分工。

如此一來，試問如何貫徹由一個專責單位推動基層醫療及家庭醫學的方針？

然而，這項如此重要的政策元素卻偏偏沒有一個合理的執行單位加以落實——依我之見，最合理的執行單位莫過於衞生署。我試舉另一例子，以顯示基層醫療問題多麼嚴峻。

然而，在2016年，長者輪候5個多月便可成為長者健康中心的會員；2017年的輪候時間是6.8個月；但到2018年，輪候時間已延長至12.3個月。我不知道這種變化是否與人口老化的速度息息相關？

我們現時的牙科服務非常有限，在2018-2019年度，接受政府牙科服務的人次只有兩三萬。

可以說的話，總是能夠說的，我已經是第三次發言了。

雖然在這一節我準備就懲教署發言，但我也想順便談一談衞生署。我不知道她轄下的同事是否曾經與她溝通，其實我也很關心邊境檢疫的情況，對此我是有些憂慮的。舉例而言，有些負責邊境檢疫的前線員工告訴我，外判公司和直屬衞生署、由它聘用的公司的情況和待遇是有差異的。大家也很擔憂，因為由衞生署聘請的員工人數其實應該盡量多一些，盡量不要外判，而且外判員工有時候未必能夠提供足夠的服務。舉例而言，由於人手調配，某些崗位可能沒有足夠人手，因此，衞生署的直屬員工告訴我他們的責任其實很重，因為一些發燒或患有流感的人有機會因為缺乏監察而過關，屆時便會出事。當然，我希望可以與局長交流詳細情況，而我亦曾就此向衞生防護中心的同事反映，希望站崗人數不足或待遇差異的問題可以逐漸改善。

可是，在2018年，陳志全議員和我分別提出了3項修正案，包括要求削減懲教署署長的薪酬、削減壁屋監獄更換及提升閉路電視系統的撥款，以及削減懲教院所更換探訪室內的通話錄音系統的撥款。雖然今年沒有削減懲教署開支的修正案，但我相信很多議員對於懲教署可如何做得更好，也是有意見的，而我認為最適合辯論這項議題的人就是邵家臻議員。我認為應該讓邵家臻議員有機會參與這一節辯論。我們留意到，懲教署在綱領1監獄管理的預算突破了30億元，在2019-2020年度的預算達31億390萬元，而綱領2重新融入社會的預算則為11億2,460萬元，單看兩項綱領的預算比例，已經完全反映它是懲大於教的。何謂懲大於教呢？現時懲教署的發展有很多新噱頭，其中一項叫智慧監獄。

在這個年頭，一旦加上"智慧"二字，就是趕上大趨勢。施政報告說要推行"智慧監獄"，就是指監獄利用生物特徵、維生指標的智慧手帶和採用面容辨識技術的影像分析系統，監控在囚人士。從這個趨勢可以見到，在未來數年，懲教署以科技為名推行的項目只會有增無減。

今年1月，保安事務委員會亦曾討論閉路電視系統，即我之前所說的"壁屋懲教所裝置電鎖保安系統"，項目810，涉及撥款2億1,940萬元。在安裝具備面容辨識功能的電鎖保安系統後，職員便無須再以鎖匙開關閘門，當中包括安裝380道電動鎖閘門、約960部閉路電視攝影機、約480部對講機和電動機械鎖系統裝備等裝置。不過，有關撥款連同《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一併交由立法會批核，換言之，也是捆綁式處理，我沒有選擇，只能表達我對電鎖系統的意見。我留意到，電鎖保安系統是由懲教署和機電工程署聯合設計的，不是單純對外採購，也沒有外國經驗和測試等可供參考。當我就財政預算案擬備問題時，在答覆編號SB183特別問到，一個如此獨特的"自家"系統，如何確保系統的穩定性，在遇上停電時會如何應變呢？豈料，懲教署在回覆的第一句便說："電鎖保安系統為高可靠性設計"，那麼，是怎樣高可靠性，如何應付故障呢？

監禁本身的懲罰是限制自由，但不包括限制在囚人士的人權和基本權利。我過去一直關注懲教院所的保安設施有否過分干涉在囚人士的權利。懲教署近年來也有數筆大額撥款，例如項目806、807、808和809，在4個院所加裝超過1,600部閉路電視。的確，現時有不少舊式閉路電視的視野狹窄，也有需要安裝閉路電視，否則不能攝錄有關情況，當大家有爭拗時便無法對證。不過，加裝閉路電視能否覆蓋所有盲點？我曾經就一些濫權的"黑點"提問，例如無理地要求犯人"剝光豬"搜身並蹲下來接受檢查的指模房，在這些地方是否也會安裝閉路電視？

懲教署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改善懲教文化嗎？否則，如果真的有懲教署職員避開閉路電視來執行私刑，你又如何對證呢？

去年，投訴調查組展開了81宗調查，較前年的123宗下跌三成。在交予投訴委員會審核的98宗個案中，只有2宗為"證明屬實"，換言之是很少，只是鳳毛麟角；有3宗為"未經舉報但證明屬實"；有1宗為"無法完全證實"，即證實了部分，又未能完全證實，當中牽涉6個懲教人員。我想強調的是，"證明屬實"的個案比例是不合理地少，而署方更不會在投訴結果未能成立時主動提供不成立的原因和理據，種種情況均說明香港的監獄與聯合國在1955年頒布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的要求仍然有落差。今年，立法會資料研究組的資料顯示，香港的懲教架構欠缺監察制衡。在加拿大，懲教調查員辦公室屬於獨立機構，可主動啟動非投訴類的調查，投訴不一定須由當事人提出，並會將未能解決的投訴個案轉介聯邦公共安全部長。在愛爾蘭，會按投訴嚴重程度分類，並委聘外部調查員處理；愛爾蘭並設有獨立調查部門，由檢查人員以預約或突擊方式巡查監獄，巡查時間不少於2天，與在囚人士及管方會面，亦可以查閱文件。但是，懲教署獲批多於31億元作監獄管理，卻沒有處理如何建立監察機制的問題，連閉路電視會否安裝在有機會出現問題的地方亦未能回答。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包括："制定在囚人士更生策略及在囚人士重新融入社會計劃，並諮詢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的意見"。

根據答覆編號SB182，在2018-2019年度，接獲的申請宗數為59宗，獲批20宗——只是20宗而已——我亦留意到這個批准數字是5年以來最低，相比2015-2016年度有93宗申請，獲批41宗，當年的數字多出1倍。我奇怪為何獲批的個案一年比一年少。

即是當你巡視監獄時，如果有一個囚犯向你舉手，他很有機會要承擔後果，因為可能懲教人員或在場人士會覺得你標奇立異，而引致很多後果，是否有人探討過這些問題呢？很多人在接受懲罰時也很希望申請提早釋放，但他們要面對的困難不僅是與"大Sir"、委員會見面，亦不止是找僱主，找社會賢達寫推薦信，他們也要鼓起勇氣，重新融入一個未必很接納自己的社會——這個每年只願意接納20位在囚人士更生、重投職場的社會，他們是面對這樣的制度。我衷心希望懲教署可以考慮增加綱領2的預算，但更重要的是須多花時間在協助在囚人士更生的工作上。

有關"總目160―香港電台"，我剛才聽到陳志全議員已就此發言兩次，所以我只會作簡單的補充。我記得在早前一次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也談及香港電台的發展，當時葉劉淑儀議員對港台十分不客氣，她似乎認為港台只須播放一些簡單內容，無需那麼多撥款。我當時回應指出，其實港台是新聞界得以繼續發展的"定海神針"，因港台作為一個公營機構，可以提供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並有資源製作各類型節目。

當然，港台編採獨立，還會監察政府，且不僅監察香港政府，也監察北京政府，這對政府也是有利而無害的。我特別留意港台近期的採訪，例如英文台便有記者前往哈薩克，訪問一些曾經被困新疆教育營的人，談談營內的情況。此外，"鏗鏘集"最近播放了"消失的116"特輯，探討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沙中綫項目中，是否涉嫌故意將工傷數字壓低，以博取獎金。其實，無論是對香港政府，以至中央政府而言，這些也是十分重要的監察。

然而，以香港的氣候災難而言，也只是一年一度才出現，例如夏天會出現颱風"山竹"等風災，屆時大家也會報道，但這種程度的報道並未能令市民有所警惕，知道全球也出現很多氣候災難，從而在應對全球暖化上真正下工夫。這些部分看來，我認為港台可帶領香港市民走到世界各地，如北極、非洲，或是最近發生十分嚴重的氣候災難的南亞，透過前往這些地方現場採訪或製作專題節目，將問題立體地呈現於香港市民面前。這些節目有助政府將一些十分重要，但現時未得到市民十分關注的題目帶到眼前。

當然，當中涉及的預算一定遠比現在多，但政策上，我希望政府有這樣的眼界。

如果市民近年有留意，也看到建築署在為公共建築帶來新想法或不同建築風格方面做了很多工夫。舉例來說，我十分欣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建築署在屯門公園興建了一個共融遊樂場，將很多願景和想法加入香港的公共建築。不過，在讚賞建築署之餘，近數年確實也出現很多令人擔心的現象，例如是公共建築物的質量問題。

第二個類似情況就是天水圍西鐵站旁邊的康樂大樓。

現時大樓正進行大維修，由中國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負責所謂"執漏"，該幢建築物於2013年才開幕，在2019年竟要交由建造的承建商"執漏"，這實在奇怪。

天水圍康樂大樓是建築署負責的建築物，更奪得設計獎，但原來是一項"豆腐渣"工程，我不知可否這樣說，但這最低限度是"貨不對辦"的工程。

建築署負責的另一個範圍是綱領1的簡介提到的，"就與保育歷史建築有關的事宜提供意見"。

以灣仔司徒拔道的友邦大廈為例，大廈落成50年，基本上已可獲評級為歷史建築甚至是法定古蹟。不過，現時的問題在於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心態，他們好像認為只有那些有磚瓦或十分古典的西方建築才算是歷史建築，對於現代建築基本上不會保護，不論是友邦大廈或是中環的郵政總局。

外間私人執業或學界的行家正大聲求救，指現時香港對現代建築完全沒有保育。究竟建築署有否表達意見呢？還有一個例子是最近發生的，就是屯門三級歷史建築青山龍窯，那是一個很脆弱的建築，基本上只是由一些磚砌成一個半圓建築，用來燒製陶製品的。現時，陶窯附近開始清拆建築物，之後會興建兩幢公營房屋。

主席，我會就《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一些方向性、概念性的評論和批評，其餘主要圍繞總目62和總目184發言。今次財政預算案提到未來數年的基建開支預計會增加至每年超過1,000億元，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從財政預算案的補編中可見，根據政府的中期預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開支會由2019-2020年度約850億元大幅飆升至2022-2023年度的1,477億元，4個年度的累計增幅竟然高達73.5%，遠高於經濟增長、通脹，以及任何民生開支的增長幅度。政府聲稱有足夠財政能力實現"明日大嶼願景"，但實際是藉現時基金撥款制度的黑洞去揮金如土。當預算案計劃在未來透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大灑金錢、毫花千億元於基建的同時，很多民生項目，例如房屋和醫療等開支卻是九牛一毛。

所以，即使增加撥款，如果只從硬件着手，而不是從源頭遏抑需求，回應人口已超負荷的問題，根本不能減輕前線醫護人員的壓力，這是非常可惜的。在房屋方面，預算案沒有提出任何住宅限購令——我和新民主同盟曾多次向財政司司長提出建議——預算案亦隻字不提如何遏抑投資、炒賣、境外或境外公司需求。我們看看有實施限購令的澳洲，近月樓價下跌速度加快，證明引入限購令措施奏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補充，收回的金額可以提振本地生產總值1.7%至2%，第一年多出的200億元剛好相等於預算案建議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物業，以供設立超過130項社福設施，當中包括安老院舍、日間護理中心等。我想對此多點着墨，以表達我的看法和批評，因為這項措施會令政府成為社福設施需求的一部分。眾所周知，當需求增加，成交價格就會提高，客觀效果是變相抬高市價。政府以200億元購買60個物業，透過買鋪間接幫炒家托市。而這些設施又不知道是以資助還是私營模式營運，最終會出現政府向商界輸送利益的情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豪拋200億元購買60個商鋪單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就站出來辯護，說200億元只能買全港樓面面積的0.1%，金額太少，不算托市。局長，如果一心要做這大動作，目光這麼遠大，我們又看看200億元可以買到甚麼商廈。

二百億元是非常龐大的公帑金額，這些成交價——200億元可買兩次大新金融中心、125億元買美國萬通大廈、163億元買合和中心——已是早前中資、紅資大舉湧港狂掃商廈時創下的最高成交價或較高估值。近月中資退潮，2019年首2個月工商鋪位成交總額只有259億元，所以財政司司長......

2019年首2個月工商鋪位成交總額只有259億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一次過投放的金額已相等於全香港數個月的成交總額，這豈不是慷納稅人之慨、牽頭高位接貨？

我們再看看，2005年至2018年總共有109個新建的公營房屋項目，當中原來有接近一半沒有預留地方作社福設施。

是1,666間，數字驚人。早前土地大辯論明明說商業空間不足，所以要硬銷東大嶼填海人工島，但政府有地卻不興建社福機構、社福設施和社區中心，硬要與民間爭地來用。這就是財政司司長的理財新哲學：高買低賣，商鋪歷史高位就急急接貨，GIC用地卻用來曬太陽或改建為低密度房屋。主席，接下來我亦想特別強調，預算案預留了60億元發展新海濱長廊及改善海濱設施。我認為，相關金額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便有機會側重興建華而不實的硬件設施，而忽略透過增加水上活動，為居民提供更好的安排及設施。

過去大半年，港珠澳大橋和高鐵啟用後，大量不過夜、低消費、低端旅客來港，每個社區都受到影響。早年北區、上水、粉嶺、沙田、馬鞍山、將軍澳受到影響，現時波及土瓜灣、東涌及荃灣，這些社區都逐漸被這些不過夜、絕大部分來自大陸的旅客迫爆，居民生活空間受到侵佔。香港的旅客承載量已經超負荷，但政府卻視而不見，還要豪花3億多元來做宣傳。2012年，時任特首梁振英最低限度也發表了《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儘管報告錯誤研判，指旅客不斷上升，日後需要興建更多酒店房間去滿足需求。

旅遊形態改變，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受到影響。但是，我們的政府只是無止境地說要興建更多旅遊景點，要做更多宣傳，卻罔顧民生困苦，香港人要看得很清楚。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旅客承載量上限，香港人口730萬，是日本人口1億3,000多萬的十六分之一；2018年訪港旅客數目是6,500萬，當中接近一半是不過夜旅客，相比日本2018年的2,780萬人次，多出一倍有多。香港只是個彈丸之地，為何這麼簡單的事實都搞不清楚呢？發展旅遊業、酒店業、零售業是有社會成本的，現在全香港正在承受，但政府卻置若罔聞。所以，我希望政府考慮立即改革現時"一周一行"的制度，改為"一月一行"，甚至"多月一行"，還要檢視香港的旅客承載量，為香港的旅客量設上限，亦要運用一些手段，例如徵收旅遊稅，以改善香港現時多個社區被旅客迫爆的情況。總括而言，預算案顯示了特區政府"重基建，輕民生"、傾斜金融地產、引入外來需求，完全反映政府財政管理思維長期視基建及硬件設備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投資；相反，教育、醫療、安老則被視為支出，但這些並非支出......

第一是保護、加強整理及電子化市民的資料；第二是加強牙科診所的工作；第三是增加開支為香港市民驗血和檢驗抗體。

衞生署在處理和保障個人資料的機制似乎有些落後，所以需要增撥開支來作出改善。近日有一宗新聞可能未必有太多人留意，這宗案件發生於本財政年度。

這都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事實上，不少病人均反映衞生署記錄病人資料的手法落後，不少診所仍然將預約紀錄填在實體的登記冊上，我也不知道資料有否存入電腦，更有不少診所的病歷仍然是手寫的。最直接的改善方法便是增加總目37的開支和人手，以及盡快檢討衞生署所有檔案和文書處理系統，確保市民的資料獲得充分的保障，甚至應增加人手和資源，把過去的檔案電子化，並且在日後以電子化的方式處理預約申請和病歷，減少病人個人資料遺失的風險。開支應該增加的另一範疇是牙科診所的開支。在綱領7下，今年公務員醫療及牙科服務的開支是21億元，較原來的預算增加了14.9%。這個綱領的具體工作包括"為合資格人士提供非公眾診所醫療服務"、"為合資格人士提供牙科診所服務"，以及"在經核准的情況下，為合資格人士支付醫療費用和醫院收費"。雖然增加了預算開支，但預算的受惠人數並沒有顯著增加。今年非公眾診所的就診人次為290,000人次，較去年增加5,000人次；牙科診所的就診人次為775,000人次，較去年769,600人次僅增加8,000人次，這輕微的預算增幅不足以應付牙科服務需求隨人口老化而出現的增長。事實上，現時衞生署牙科診所絕大多數的工作均是向公務員和公務員家屬這些所謂合資格人士提供服務，因此，營運時間都較為"離地"，其他一般市民難以使用。這些診所大多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日間時間開放，由早上8時多或9時多開放至下午5時多，一般低收入人士亦很難使用，除非像長者般一大清早5時便到場排隊，但長者亦要通過很多審查才可以使用一些有限度的服務。我認為應該大幅增加牙科診所的經常開支，延長牙科診所的開放時間，並開放予更多市民使用。當然，這將會帶來另一個問題，便是"牙醫從何來？"，這問題便留待局長考量，我們希望更多市民和長者能夠享用牙科服務，改善口腔健康。此外，我建議增加開支以擴大衞生署的驗血團隊，應付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自從步入本財政年度以來，麻疹疫情日趨嚴重。

政府為求令機場員工安心便安排為他們提供驗血服務，檢驗他們是否對麻疹有足夠抗體。

所以，是否應該有更多的資源以備不時之需？

即使是早餐的價錢，如果把前年的價錢與今年的比較，大家會發現價格隨着通脹不斷上升，要維持食物的質素，開支難免要上調。我曾進行研究，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為例，2017年年初食品類別的指數是106.1，在2019年年初同類指數已經升到113.1，可見食品價格在兩年間持續上升。

如果透過下調食物質素壓抑膳食開支，從而壓抑懲教署的整體撥款開支，這是極度不尊重在囚人士的。

眾所周知，懲教署向犯人提供的膳食一向乏善可陳，已經是很差劣的，現在還要壓抑膳食開支，不增加便等於下調，這樣只會令食物更加難吃，只能夠勉強補充囚犯每天的消耗量。我認為在囚人士也有基本尊嚴，當局絕對有能力增加膳食開支。

在這個總目下另一個需要增加開支的分目是分目193在囚人士工資計劃。在2017年，這個分目的開支是4,282萬元，2018年下跌至3,922萬元，大家猜一猜今年的預算開支是多少？認為上升或下跌的都猜錯，因為是沒有變的，依然是3,922萬元。雖然在囚人士工資只屬象徵性工資，但我認為當局最少應該按物價變化而象徵性地調高他們工資。我認為在囚人士在監獄的工作也是服務社會，他們付出的也應該獲得認同。試想想，如果一個被判囚十多二十年的人，每天也做同類工作，例如製作路牌，而他每年的工資也一樣，大家認為是否合理呢？大家認為他們會否感覺自己受尊重呢？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按照市場每年的物價變化幅度調整在囚人士的工資，更應該追回過往未有增加的工資，不知道勞工界的朋友會否為在囚人士的工資說幾句話。早前有人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指控監獄的膳食安排中西有別。本身是西方人士的犯人不論早、午、晚餐的選擇也較華人囚犯多，而且份量也較大。獲安排吃中餐的事主，每天的午餐也是一碗粥和一片麵包，但西餐卻有雞蛋、漢堡、多士和奶茶。所以，事主便指懲教署對西人和華人的定義不清晰，黑皮膚和白皮膚的便視為西人，可以吃西餐，黃皮膚的囚犯，例如泰國人、越南人和菲律賓人，則被視為東方人，因而要吃中餐。

後來，我亦向署方反映，聽說現時已有改善。因此，如果大家填寫因生活習慣而要吃素但卻遭署方拒絕，不妨向我反映，我會再向新的懲教署署長反映。我希望懲教署的開支能夠隨通脹調整。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這一節，我想就上一節有關衞生署問題的發言作兩點補充。

局方指出問題的核心是牙科診所服務相當limited，原因其實是牙醫不足，而牙醫不足牽涉到香港兩間大學的牙科醫生訓練學額能否增加的問題。當然，我知道我們不單欠缺牙醫，更欠缺各種醫療隊伍，醫護人員和醫生均不足夠。

換言之，我們的缺口非常大，而這尚未計算未來10多年間自然流失的醫護人員數目。因此，政府是否應仔細考慮有何方法填補醫護人手的不足？

第二，關於公務員診所的問題。

如果可以，我們欠缺的仍然是醫護人員。歸根究底，我當然認同這仍然是醫護人員不足的問題。然而，從這個角度思考，既然在增設公務員診所方面已有現存硬件，在政策上是否應該拆牆鬆綁，讓它們能夠成為公共醫療系統的一部分，而非只為了服務公務員這單一目標呢？能否更有效地善用我們有限的公共資源呢？

但既然已有現存硬件設施，為何不能讓它們成為公共醫療系統的一部分作混合用途呢？下一個課題是關於紀律部隊的問題。

大家也知道，香港近年發生了多宗嚴重火警。

我認為政府必須考慮這一點。對於面對最高風險及生命安全威脅的紀律部隊同事，如果他們在薪酬安排上反而不獲適切應對，對出生入死的消防員而言並不公道，希望政府能夠嚴肅考慮。

因此，我有一項簡單建議。

我希望政府當局特別是負責紀律部隊的保安局同事認真思考，並與香港房屋委員會和房屋署討論可否讓紀律部隊人員以綠表資格申請購買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從而為他們提供額外選擇。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項不會有損失的安排，但卻可為紀律部隊同事提供額外選擇，希望政府予以考慮。最後，我想談談工業貿易署的工作表現。我們在數個不同場合也聽到工貿署經常聲稱會協助中小型企業，究竟詳情為何呢？

究竟工貿署所謂支援中小企的工作......

主席，無論是創新科技署、工貿署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其實哪個部門會認真思考再工業化的問題呢？再工業化討論已久，但卻沒有實際行動，特別是現時中小企面對中美貿易戰，很多企業也基於內地政策改變和對中美貿易戰的憂慮而將生產基地和後勤中心遷往東南亞。

我記得我在討論再工業化議題時指出，香港品牌即Made in Hong Kong是一個值錢的品牌，亦要符合一定規格，要求三成工序在港進行才可使用這個品牌。在這一點上，政府當局有否以一種積極有為的態度處理呢？

若然如此，這些所謂支援對香港社會的實際裨益何在？

主席，這個討論環節因為涉及部分沒有修正案，以及部分有修正案的總目，我明白主席把關也很辛苦，因為要留意我們討論有關的總目時究竟有否離題討論其他總目。

其中一點是，有些企業認為本身在香港進行研發，希望能夠受惠——這亦是政府的原意，希望較多公司，無論是小型、中型甚至是初創的公司均能受惠，但他們發現原來申請成為研發機構是頗為複雜和困難的事。

我們不想好心變壞事，更希望政府在未來一兩年可以到立法會告訴我們，有很多企業成功獲得扣稅，這樣才有意思，否則只是紙上談兵。

造成這個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些公司為了與科學園或數碼港扯上關係，於是便在那裏"掛單"，實際上則在外面運作。此舉對於政府這些園區的資源運用未必是最好，亦反映了一個現實，他們實際上想加入這個會，於是這樣做，但其實沒有必要。既然如此，不如把許多優惠開放予全港的公司，較為合理。代理主席，我亦想談論另一個總目，即是"總目173―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剛才亦有議員提及，政府派發4,000元，我想在此簡單說一說，我們——尤其是科技界——認為這是個大笑話。

我無法在此估計，是否財政司司長或哪位局長。不過，代理主席，我近來亦曾參觀了政府很多其他部門的工作，雖然不屬於這個總目，但我仍要提一提有關機構的名稱，包括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和機電工程署，我發覺他們做了很多工作，向不同部門推廣應用科技，亦有很多小型的科技項目，透過創新及科技局現時的TechConnect等獲得資助，不問也不知道，原來有數十個項目，而且越來越多，分散於不同部門，有些項目是頗不錯的。

代理主席，我相信這些亦是十分有趣和重要的管理問題，其實必須加以分析，然後才會知道如何能夠改善政府的運作。最後，我亦簡單談談"總目160―香港電台"，這部分很簡單，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民主派多年來均要求改善香港電台的資源，偏偏政府背道而馳。

很多人都喜歡港台播放足球和中學體育項目，美其名是推廣體育運動，其實大家都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以為現在是播放歐洲聯賽嗎？然後又說港台的收視率低，其實只是要消除港台的所有資源和時間，不想港台播放一些現在收視理想、大家關注並且認為做得好的時事評論和新聞節目而已。其實，港台播放的新聞節目，真的不能批評它有所偏頗，現在十分受歡迎的新聞評論節目，是由誰擔任主持的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提醒委員，按照辯論安排，此項辯論將於今天約7時30分結束。

在2016-2017年度，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批出61,752宗申請；到2017-2018年度，相關數字下跌至59,321宗。這是否反映低收入家庭不再低收入、不再需要援助？

我們的辦事處收到的意見是，由於申請在職家庭津貼的手續太繁複，很多有需要的家庭寧願撐下去、辛苦一點，也不想陷入申請程序的漩渦。他們面對的問題是，工時越長反而令他們越貧窮、社交網絡越小、接收社會資源的能力也越低。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申請、到哪裏申請這些社會保障。如果要透過社工接觸、幫助他們作出各種申請，家津辦增加人手實在無可避免。然而，我們很清楚一點，就是特區政府一直最懼怕的不是民意，而是香港走向福利主義。然而，看看透過家津辦得到援助的低收入家庭，例如一個有父母、子女的"2+1"三人家庭，其中一位家長每月工作192小時，加上一位在學的子女，即使取得全額津貼，每月金額也不過2,200元而已。假設2017-2018年度的59,000多宗申請全部獲批全額，代理主席，總開支也只是1億3,000多萬元，對坐擁龐大財政資源的特區政府來說，連九牛一毛也說不上。這些家庭辛辛苦苦地填寫各種各樣的表格，換來的少許津貼恐怕只夠應付小朋友每天的託管費。設立機制協助有需要的人得到援助，本是特區政府的應有之義。如果特區政府認為程序必須如此繁複、審查必須如此嚴謹，令市民感到被拒於千里之外的話，那麼就請特區政府增加這方面的人手，令這個制度能真正幫助有需要的人。

欠債還錢本是天經地義，但對一個剛投身社會、工資不高、應付衣食住行也大有壓力的社會"新鮮人"來說，在畢業後10年內的每3個月都要面對學生資助處的帳單，不同貸款計劃的還款同期執行，試問在這種壓力下，我們的年青人如何看得見未來？代理主席，我的辦事處有位年青人正身處這種狀況，他曾詢問學資處可否合併數個貸款計劃一同還款，以減輕負擔？

本港財政盈餘現時如此豐厚，為何仍要年青人走如此艱難的路？本港財政盈餘現時如此豐厚，為何仍要年青人走如此艱難的路？在提交予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建議書中，公民黨曾建議動用16億元注資未償還學債，幫助學生繳付最多10年的學債利息，以減輕大學生的壓力。在提交予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建議書中，公民黨曾建議動用16億元注資未償還學債，幫助學生繳付最多10年的學債利息，以減輕大學生的壓力。

很多同事為香港電台抱打不平，亦提及例如硬件上的不足、對港台的支援不足等。當然，我既不是"港台人"也不是"傳媒人"，但有收看港台的節目，亦看到其高質素的節目需要更多支援。財務委員會過去兩年審議預算案時，我都曾問及港台流失了多少人手。從可以看到的客觀數字可見，去年的流失率較前年並沒有放緩或減慢，基本上維持於相若水平。最多人離職的職位，除了未有註明的其他職級外，主要就是節目主任和助理節目主任。在上個財政年度，有8位節目主任及7位助理節目主任離職。在今年的預算案裏，港台的預算寫明港台電視31的廣播時間，將由每天20小時延長至全天候24小時播放。最近兩年離職的員工已經不少，港台開設的新職位卻只有寥寥數個。在2019-2020年度即將開設的新職位中，節目主任竟然只有1個，而助理節目主任的新空缺則有5個，更沒有一個是節目助理職位。代理主席，這樣的人手編制究竟能否協助港台應付24小時的營運呢？從節目質素可見，港台每位同事都"周身刀張張利"，但政府也不能要求他們工作至病倒。

政府為何仍然不擢升其中一位助理處長接任，反而一直任由這職位懸空？

對於政府遲遲未找到人選填補副處長這個重要職位，我不想猜測原因，但我想指出，港台現時最高層的升遷制度，似乎越來越融入政務官體系的一部分。以往有人批評港台是獨立王國、"無皇管"，但在今時今日，我相信這些指控已經如董建華的"八萬五"計劃一般，不存在了。我希望港台可以維持一貫的編採自主，一直未有着落的新大樓可以盡快有定案，好使港台能繼續為香港人提供高質素及具公信力的公共廣播服務。代理主席，至於"總目155―創新科技署"，特區政府很重視創科發展，相繼推出如創新科技署轄下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和博士專才庫等計劃。正如莫乃光議員剛才也提到，這個方向相當正確，亦絕對有助香港爭奪創科人才，但問題在於我們的吸引力是否足夠？

我們的競爭對手現時大灑銀彈，利用各種資助吸引人才，香港特區政府口講重視，實際上又願意付出多少與其他地區競爭？代理主席，競爭力不只看財力，一個城市的居住環境是否舒適、法制是否健全、具保障，也是每位人才會考慮的因素。當特區政府拋磚引玉之際，我們看到深圳現時其實已在"拋金引玉"、"拋鑽引玉"。

那麼，我們便要問：科學園的租戶為何有優先權？難道只有科學園的租戶才可以發展創科？

答案很明顯，就是科學園並非唯一選擇，也未必最好。我們相信創科應該遍地開花，不應單純為了遷就和方便政府管理，就圈出一塊土地，讓裏面的人有特權，外面的人遭受不公平對待。鍾副局長今天在席，我相信他一定明白，亦應聽過業界很多聲音反映相關情況。既然錢已經花了，我們倒不如開放一點，讓其他同樣為香港貢獻的公司得到相同待遇。

現時科技發展越來越快，我們看到相關條例已遠遠落後於實際情況，變相令市民的私隱暴露於行政權力之下。隨着科技發展，市民會更受惠還是更擔憂？在2016年，執法機構明言要先向法庭申請，才可截取通訊。當時法庭接獲的相關申請是1,000多宗，但代理主席，執法機關實際上直接向互聯網供應商索取資料的個案有多少？

這才是真正的法律漏洞，亦是我們真正需要憂慮之處。如果我們任由漏洞繼續存在，任由執法機構繼續在不受監管下截取相關互聯網通訊，這才是真正叫人憂慮的問題。當全球現時都強調要保障私隱，希望公權力在截取通訊的過程中受到規範之際，我們為何明知有超過3,000宗個案不受法例保障，卻甚麼都不做？這絕不理想，更不應任由它繼續發生。代理主席，即使今天在席的官員未必直接負責處理相關條例，但我亦希望特區政府多花時間，重新考慮應否擴闊"截取"的法律定義，以及把電話通話以外的個人信息納入相關條例之下，從而真正達到法例原意，就是行政機構在任何截取個人通訊的過程中都應受到監督。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聆聽議員的意見，真正保障市民的私隱。

可能在一些情況當中，政府部門是這樣回覆的。

老實說，有些市民也說，如果政府真的想做到派發4,000元的安排，因而要進行一些審查，沒有問題，因為政為認為這是理財原則。

所以，代理主席，其實在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今次處理派發4,000元的安排上——當然我亦都知道，可能這個部門的同事已經做得很辛苦，而我的評估亦應該不會錯——老實說，這項派發4,000元的工作交給這個部門，我相信人手不太足夠。當然，現時政府已增加人手，但問題是，增加人手可能也不代表已經解決問題。但是，我亦想藉此機會表達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政府在派發福利時，如果是想做一些恰當的審查或處理，我認為重點應該是將政府內的電腦系統、整個數據系統處理好。如果有這樣的安排，根本上可以省卻很多麻煩，亦可免卻很多街坊須面對的麻煩及問題。

我認為這樣並不恰當，所以政府有必要做好在整個電腦系統及數據系統方面的安排。

較早前，有一則針對租者置其屋計劃的報道。事實上，我擔任區議員的朗屏邨亦是租置計劃的屋邨之一。當了區議員10多年，我發現房屋署有需要加大力度了解和解決問題。全港有40多個租置屋邨，當中涉及4萬多個公屋租戶，他們都面對的情況是屋邨內同時有租戶和業主。數天前有傳媒報道，有些屋邨出現了喉管老化的問題，可能1個月會爆4次大渠，令住戶苦不堪言，這顯示管理出現了問題。房屋署往往會把權力推給法團，交由法團處理。

簡單而言，有部分舊屋邨出現急速老化的情況，經房屋署修葺後，竟然即日再有問題，可能是天花再度滲水、結構出現問題等。在全面結構勘察計劃下，可能要長達15年房屋署才會對屋邨進行結構檢查。

接下來，我想就"總目160—香港電台"的情況表達意見。剛才有不少同事都提到香港電台，為其抱不平，因為感覺上港台被"陰乾"，尤其是興建港台新大樓只聞樓梯響，雖然我們曾詢問局長這項工程是否已壽終正寢，但局長沒有答覆，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如何提供更多資源，讓港台繼續營運呢？

另外，我對"總目173—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亦頗有意見。

甚至會否令"財爺"日後對這類"派錢"計劃有心理陰影呢？

近半年我很努力探訪在囚人士，我感激懲教署的前線人員，他們十分願意協助安排，令我可以聽取在囚人士的聲音。

我們今年提出的修正案不是為了削減懲教署的撥款，而是希望懲教署在推行智慧監獄外，亦應做好基本的工作，適切回應在囚人士的基本需要。

我們倡議走向創新科技已久，希望建設香港成為一個——特別是在大灣區的發展下——匯聚創新科技人才的重要平台。這亦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描述香港在灣區經濟下應該要擔當的角色。我曾在多個不同場合提到，對於人才匯聚這個概念，我們一定要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憑甚麼吸引人才？所謂人才，有兩個來源：來自海外或內地。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培育本地人才，並令這些人才願意留在香港，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畢竟香港的所有經濟回報均以本地生產總值作為計算基礎。

他建立了一套無人機產業鏈，令其企業成為全球無人機市場上巨大的持份者。

可是，正如我在另外一些場合經常提出質疑：有這麼多科研人員取得資助，究竟當局有否追蹤他們最後的目的地在何處呢？

當然，我們看到創科署提供了許多針對研究發展的資助，但由此衍生另一個問題，便是這些研究完成了後，其實並沒有接續中游和下游的工作，這是甚麼意思？

透過在內地設廠生產而把在香港完成的研究成果商品化的同時仍然把重要的後勤基地設在香港，善用香港品牌？

當然，這可能不單是創科署的問題，亦牽涉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整體政策，甚至是創新及科技局考慮推進再工業化的過程中，如何能善用香港品牌這個概念。創科局局長曾經很自豪地表示，香港近年已出現了許多"獨角獸"的初創企業。我們不否定初創的環境已有所改善，但這些企業的性質絕大部分均為互聯網的應用，究竟能否帶動一系列的產業鏈發展及工業生產？又或這些"獨角獸"能否運用其知識或大數據，利用香港享有的資訊自由，借助互聯網的應用而成就一間本地企業？然而，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仍然面對實體經濟的斷層，便是香港進行的研究仍然很單向，因為我們擔心本地的整體生產成本如此高昂時，其實根本不能承載科研成果商品化後被納入為香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司長會從甚麼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正如司長在開場發言時提到，香港接下來的日子其實正值相當風雨飄搖的時刻，要認真面對和應對，因為沒有人有水晶球可以預視中美貿易戰對香港究竟有何影響。再者，在中美貿易戰下，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常將國際社會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情況作出的批評看成為對香港內政的干預。其實這種態度沒有正視問題。

最後，我想說，創科局指出未來會在科學園建立兩個重要創新平台，即AI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而另一個是醫療科技創新平台。

當然，現時結果尚未顯現，但我認為對於這方面的工作，政府要投入的資源可能較想象中多。

不過，在我們討論預算案的今天，已沒有多少人理會那些爭議，因為那些爭議相對於《逃犯條例》和大灣區等問題，確實是小巫見大巫，所以陳茂波司長的名字最近已很少在媒體出現。

不過，我想指出，即使政府現在大灑金錢，推行創新科技，撥款予各項基金，透過庫務署"派錢"，撥款由差餉物業估價署退還差餉，這樣也無補於事。政府只要做錯一件事，便將香港送羊入虎口，這樣我們過去所做的便前功盡廢，這是相當不幸的。其實，香港無須陷入這種不幸的狀況，我們應維持香港得來不易的"一國兩制"、獨立的經濟制度、受尊重的法律制度、清晰明確的司法制度等。

大家心裏有數，其實地產商與政府是"打龍通"的。不過，趕客的最高境界，就是將大陸的貪官、政黨或不知甚麼人的錢也趕走，屆時香港可以宣布正式"玩完"、"無運行"。

我覺得這是最有問題的。

如果說這是有關係的話，大家都知道，警務處處長的薪酬是高於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薪酬，大家都是處長，但我們會否看到入境事務處處長肩膊上的徽章只是副處長級的徽章呢？

這等於醫生便是醫生，無論他收費高昂或收費便宜，你不會因為他的收費便宜而稱他為副醫生，不會這樣的。

既然你正制定相關法例，你是否有相應的人手配合呢？否則，會否因為沒有人手配合而窒礙無人機在香港的發展？

當然有，他們有攀山拯救隊，也有其他不同的拯救專隊，但可否再做得好一點呢？在架構上，他們是否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彌補例如消防處的人手不足？

當然，還有醫療輔助隊，在這個環節我也可以說一說醫療輔助隊，其實道理也一樣，醫療輔助隊是否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以填補醫療人手不足？是否有更好的方法運用醫療輔助隊的資源，甚至增加其資源來做這方面的工作？這跟剛才我所說的民眾安全服務處是同一道理的。

主席，今次我會就"總目30—懲教署"發言。

今年懲教署的整體開支，無論是綱領1監獄管理或綱領2重新融入社會均有所增加。監獄管理的開支預算由29億8,000多萬元增至31億元，增加了1億元，增幅為3.8%。

我相信很多議員同事都會到監獄作公務探訪。

其實7,889萬元用作機構膳食是甚麼概念呢？我估計當中已包括懲教署人員的膳食，但我不計算在內，且將這7,889萬元當作全用於8,310名囚犯或所員的膳食費。

可想而知，難怪很多囚友覺得監獄的膳食是對他們的一種懲罰。

囚友與我們一樣也是人，在21世紀的香港，怎會還會出現某一人種才可以吃某類食物的情況呢？司長，如你曾到監獄探訪，怎可能容忍懲教署維持這種荒謬的膳食制度？

更荒謬的是，主席，據我了解，很多囚友是吃不飽的。

主席，單靠政府提供給我們的資料，大家不會知道3,922萬元作為給予囚友的"工資"究竟是甚麼概念。

另外，在綱領2重新融入社會的指標中，同樣遺漏了最重要的項目。

首先，我會就"總目45―消防處"發言。過去我們曾經就消防處的總目提出修正案，即是削減消防處的開支，最後被人借題發揮，指我們不撥款予消防處救火，剛好那一年發生較大型的火災，然後他們便藉此炒作新聞。其實我們當年提出修訂消防處的開支，最主要的目的是反映消防處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救護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在總目45下，消防處的工作分為3個綱領，第一是消防，第二是防火，第三則是救護。

整體來說，消防處今個財政年度的撥款增加了10.4%，而救護方面的撥款增加了14.6%，即較平均加幅為高；但不知道為何，在2018-2019年度，修訂開支較原來預算下跌8.2%，換言之，預備動用的款項最後卻少花了8.2%。其實一直以來，救護人員的待遇都較消防人員差，編制如是，工作環境亦如是，他們的工時偏長、休息時間不足，過去我們曾經爭論的用膳時間亦很不理想，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薪級較消防人員低。因此，我希望政府當局檢討這個問題，其實我每年都這樣建議，要求增加綱領3的撥款，以改善救護人員的待遇，吸引更多人投考救護職位。接下來我想說的是"總目26―政府統計處"。其實政府統計處的開支亦不少，以今年的開支預算來說，總體增加了22.8%，全年總預算開支為8億1,780萬元，其中加幅最大的是"綱領2社會統計"，預算開支增加94.4%，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增幅？當然是因為現時要準備2021年的人口普查工作，所以要成立2021年人口普查辦事處，這些開支是必須的，故此我沒有針對統計處提出削減開支。

當時統計處表示——說是"死撐"也好，解釋也好——曾經向政府內部電腦專家查詢，所得的意見是資料外泄的風險極低，即使平板電腦內的文件可以被人打開，但平板電腦在5分鐘或最多10分鐘後便會自動關閉，不能長時間把文件打開。

另一方面，我希望統計處可以增加資源和人手，確實地研究可否進行收集性小眾數據的統計。我在人口普查前亦曾與政府統計處處長開會，當然他陳述了他的一些困難，我亦與他交流意見，我明白這項工作有難度，但處方不去統計，便永遠不知道相關的數字。根據外國的統計，其實性小眾的人口為5%至10%，若以香港來說，可能有50萬人、70萬人為性小眾，也是相當多的人口，如果沒有相關的統計數字，政府又如何制訂政策？

以綱領1的工作為例，其實是指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辦公室屬下的獨立審查組，該組獲授權力對房委會轄下已售出或其他根據《房屋條例》處置的樓宇執行屋宇管制工作，宗旨是讓獨立審查組按照屋宇署對私營房屋實施屋宇管制的現行做法，對這些前房委會樓宇執行屋宇管制，並每年向屋宇署署長提交報告兩次。

當局是否認為，由獨立於房委會的政府部門審查房委會的公屋是否符合屋宇署標準，會更客觀持平，可在不受房委會的影響下進行相關工作呢？那麼由屋宇署自行檢查，同樣可以發揮這個效果。因此，我認為綱領1的職責可以歸入屋宇署，而綱領1的人手編制亦可一併歸入屋宇署，從而提升審查房委會的房屋是否符合屋宇署標準的效率。

一手樓宇銷售所涉及的文件，例如樓契，其實大部分與地政事務有關，為何不可以歸入地政總署呢？有鑒於此，我認為綱領2可以歸入地政總署，當然，政府亦可以在地政總署下另設一個分目，處理私人房屋市場的規管事宜，這樣可能更有效。這個綱領下的工作是負責安置因屋宇署或地政總署執行清拆工作而失去家園的居民，保存地政總署和市區重建局批出各類房屋資助的電腦紀錄，以及為受天災、緊急事故及政府其他行動影響的人士提供臨時棲身之所。其實屋宇署和地政總署造成任何市民流離失所的情況，應該交由屋宇署和地政總署自行解決，或只協助他們處理的，但現在卻歸入房屋署的綱領4項下，是否有點奇怪呢？此外，保存地政總署和市建局批出各類房屋資助的電腦紀錄，這項工作亦應該交回地政總署和市建局負責，為何要由第三個部門處理呢？綜合我前述的說法，綱領4應歸入屋宇署、地政總署和市建局，才可以令相關部門更有效地處理因政府清拆行動對市民造成影響的工作。至於"綱領5支援服務"的宗旨是為與房屋有關的事務和基建工程提供既有效率又有效益的支援服務。這個工作牽涉多個部門，例如建築署和發展局，其實亦可歸入運輸及房屋局，在政策局的層面提供支援。然而，我發現運輸及房屋局只有運輸科，卻沒有房屋科，所以我建議成立房屋科，以執行房屋署的支援服務。至於我未提及的綱領3，即上訴委員會，這可能是唯一不能由其他部門代勞的工作。這個綱領的宗旨是為上訴委員會提供行政和秘書支援服務，以確保根據《房屋條例》就房委會終止租契而提出的上訴以透徹、公正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不過，正如我之前提及，綱領1、2、4及5均可歸入其他部門，而不是由房屋署負責，如此一來，這個上訴委員會便不可以、亦不需要獨立成為一個"署"，最多只是一個辦事處，所以我建議將這個總目的名稱由"房屋署"改為"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上訴委員會辦事處"，其實會更簡單直接。由於時間關係，我的發言到此為止。謹此陳辭。

主席，議會現正審議將33個沒有修正案的開支總目納入附表。將這些沒有修正案的開支總目納入附表極為重要，如果這些開支總目未能納入附表，將對《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造成嚴重影響，涉及的部門和機構將不能及時為市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務。為免影響公共服務及政府的正常運作，以及讓財政預算案的建議盡快推行，我懇請各位委員以公眾利益為依歸，支持將這些總目納入附表，並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現在進入第二個環節。

在這個環節，全體委員會會就秘書剛讀出的51個總目的修正案，以及該些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進行合併辯論。16位議員合共提出56項修正案，旨在削減該51個總目內不同的撥款數額。我會先請胡志偉議員發言及動議講稿附錄1A編號1的修正案，然後依次請其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行政長官在2017年7月1日正式上任，由於她是"好打得"的行政人員、前任政務官，以及曾擔任不同政府部門的首席把手，大家也為她冠以美名，稱她為"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大家看到"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坐在行政長官的位置，初期也抱一定期望，特別是她在選舉期間明言會處理香港社會"三座大山"的問題。

但當然，大家也看到實際效果未如人意。

何謂"迎難而上"呢？香港社會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利益分配，例如在新界土地問題上有棕地和環保的議題，而在開發土地的過程中亦有各種涉及地產商千絲萬縷的利益衝突問題，而這些問題其實需要有視野、有魄力的特區政府展開有效的工作才能解決。

但試想想，香港土地短缺是迫在眉睫的問題，而我們的特首偏偏在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上不對症下藥，反而採用可能要15年後才能提供首幅土地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對於這種施政理念，我除了說她捨香港的未來發展於不顧，以及在面對困難時迎難而退縮外，還可以說她對土地和房屋問題有甚麼策略嗎？然而，在這些核心課題上，特首最多只是說她與香港人對香港的社會政策看法不同，而看法不同也未至於會出賣香港社會的核心利益。但從"一地兩檢"開始，她透過"一地兩檢"的條例割出香港土地，納入內地的司法管轄範圍。

不過，在實施"一地兩檢"後她仍未滿足，再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而這其實也是我們對特區政府會否藉此扼殺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的憂慮的延續。

它實實在在地威脅到香港市民，因為透過"一國兩制"和中港兩地在法制上的區隔，香港本來可以免於因內地法規的延伸而影響到我們的人身自由安全。

主席，我要批評林鄭月娥，削減她的全年薪酬，自然與她的治港政策有一定關係，我怎可以不論述她的治港政策呢？

批評林鄭月娥的治港政策，自然需要詳細論述，不然市民大眾和正在收看電視直播的觀眾又怎能了解我對林鄭月娥的看法源起為何呢？

但我們現在說的逃犯移交安排卻非由香港法院審理，因而破壞了我們的法制區隔，這是核心問題。我想指出現時的局面是林鄭月娥提出的逃犯移交安排無法彰顯公義，因為台灣當局已清楚表明逃犯移交安排已成為它在考慮是否引渡逃犯時的一項政治考量。此外，客觀上，如能通過一次性的逃犯移交安排，其實便可盡快解決問題，而以上兩種情況均意味着我們不應再埋首於逃犯移交安排的審議過程。再者，大家不要忘記，特區內每個人其實也應維護香港社會的核心利益。

李家超昨天的回應其實揭露了特區政府在林鄭月娥的領導下對《條例草案》的一項重要描述。

大家只能靠上街遊行迫使政府回應，而我們得到的是署任特首說人數多寡不是重點的回應。我們昨天聽到鄭若驊說所有建議均不可行，試想想，特區政府這種管治態度源自甚麼呢？自然是源自特區政府的首長，林鄭月娥在整個管治過程中未有善用上天賦予她的智慧。她是一個年年考第一名，連考第二名也會哭的人，但她未有善用智慧，反而運用手上的權力，把香港社會的核心利益摧殘。

她的下屬在回應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的最新報告時，指出香港與美國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依賴的是互惠互利的條件，而非國會或議會對香港內政的評論。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1A編號2的修正案，削減漁農自然護理署用於人道處理動物的開支約130萬元。主席，趁局長在席，我希望盡最大能力，在未來10多分鐘的演說，給大家一個更清晰的畫面，了解為何我們要求削減人道毀滅的開支，以及香港的人道毀滅政策究竟是否人道。

有一隻小狗意外地在泰國登上一艘船，來到香港。抵港後，消息傳到泰國，牠的主人十分高興，原來這隻小狗已經在船上差不多6天了，他很希望能夠與小狗"人狗兩團圓"，於是展開跟進。怎料船隻來到香港港口，船員就向香港的一個部門求助，這就是漁護署。

這件事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在事發後的次日早上，我已經致函時任漁護署署長，對他說"刀下要留狗"，因為這隻小狗其實是有主人的，只是錯誤地登船來到香港，千萬不要人道毀滅牠。我撰寫這封信的時候，甚至覺得可能無須這樣做，因為按道理是須等候4天的。

這件事當時甚至引致各國譁然，因為大家都不能接受，說不是正安排小狗與主人重聚的嗎？香港發生甚麼事，有一項如此奇怪的人道毀滅政策？

說到底，漁護署在此事上做錯了，這甚至帶出一件事，就是香港的人道毀滅政策人道嗎？

今年可能有少許進步，因為拯救動物組織的開支開始較去年多，最低限度今年超過100萬元，但我們看到130萬元的人道毀滅開支仍然存在。有人說，我提出此項修正案是做不到的，但我仍然要做。主席，如果我們不啟動討論，當局每年透過《撥款條例草案》向立法會申請超過100萬元公帑，讓漁護署進行人道毀滅，每年都把動物殺掉就了事，處事方式是否這樣的呢？

我提出修正案的精神，是希望政府開始想想可否制訂一項長期計劃，以逐步減少、取締人道毀滅的做法。這些是流浪動物，牠們沒有做錯事，流浪本身不是罪，牠們也不想流浪，難道每隻貓狗也想每晚無處棲息、要餓着肚子，又不知道哪裏有食物，要到垃圾站翻垃圾嗎？

政府一方面推行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的革新，以推動動物福利法，但另一邊廂，我們真的要藉着香港整體社會終於重視動物權益的氛圍，同時檢討這個城市與動物相關的政策及法例。

如果是可以執行的，不如擴展至全港18區。又例如可否改革現時的領養政策，令貓狗進入動物管理中心後，不會是"有入無出"？

甘地的一句說話是，"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動物"。

這涉及邏輯及哲學的思考：是否殺死動物便代表解決了問題，而牠們的生死是可由我們人類決定的？牠們最初是來自棄養和地盤，可能是開設了一個地盤，飼養了十多二十隻狗，當地盤完工後，那十多二十隻狗便成為流浪狗。

這些流浪動物來自一個源頭，牠們最終被送進動物管理中心，然後再被人道毀滅。過往沒有人質疑這種做法，今天就由我提問，我覺得有問題。如果沒有足夠地方便應增撥資源，沒有足夠人手便應增聘人手，不要再用一種簡單的方法來解決一些還有心跳及呼吸的動物的問題。

主席，事實上，2019年在香港動物權益上可能是很關鍵的一年。動物福利法正進行公眾諮詢，我相信不少市民除了要求增加對虐打及虐殺動物者的罰則外，另一關注事項便是人道毀滅的問題會否有改善和改革。我只有一個很卑微的訴求，就是可否逐步改善？

這真是很卑微的要求。

我抵達現場時，原本以為"泰小狗"的身型是很大的，但原來牠只是很細小。

不好意思，我想回家。

今天我們在立法會終於可以認真及嚴肅地討論這個話題，是因為過往認為沒有可能會立法的事情，現時正在進行立法，我希望局長能繼續聆聽社會的意見，亦很希望這可說是數十年來才踏出的半步——這是很重要的半步——真的不可有任何差池。

是否有其他方法呢？如果問題是資源不足，便應該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專門用於加強領養和堵截棄養源頭的工作，最好的做法便是看看如何改革動物管理中心，即使是改革一間也好，因為四大動物管理中心的評價也有所不同。有一些所謂民間義工的朋友很熱心，他們跟個別動物管理中心也談得來，那麼可否嘗試多走半步，在其中一間動物管理中心作出適當的改革？

所以，我很想平心靜氣地請局長考慮。

如果人道毀滅是不人道的，便不應稱為人道毀滅。

生命無分貴賤，事實上，這亦可體現香港人是與時並進的。